主席，今年的財政預算案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目前香港整體經濟和就業情況不斷下滑，較2003年SARS的影響更嚴重和深遠。當年SARS只在少數地區和國家爆發，但今次疫情已經在全球大爆發。雖然澳門、香港和內地的疫情已經開始受控，但從全球層面來看，我們還未知道疫情何時完結，讓人感到經濟復蘇遙遙無期。今次疫情對旅遊業來說，可說是雪上加霜。自去年6月反修例暴亂開始，入境旅遊已經即時受到影響，而出境旅遊亦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經過半年的艱苦經營，業界期盼今年踏入春節旅遊旺季，市面秩序可以回復平靜，旅遊業有機會回暖。無奈新冠肺炎疫情於1月在武漢突然爆發，自1月底起，香港和內地相繼實施分階段封關。其後全球各地分別爆發疫情，香港對所有海外國家發出紅色外遊警示，加上香港實施14天隔離政策，令出入境旅客近乎絕跡。近日，每天出入境人數只有數百人，與以往平均每天十多二十萬人次根本無法相比。過去數月，無論是經營入境、出境或本地遊的旅行社，無不叫苦連天，因為大家也只有支出而沒有收入，可說是所有行業中最慘淡的行業。最近朱凱廸議員竟然說導遊無故受到特別照顧，他的說法證明他"堅離地"，不知道行業的疾苦。他須知道從反修例暴亂至今，不少導遊已經連續10個月沒有收入，現時旅行社已經進入全面冰封狀態。我希望朱議員能夠多了解和客觀評論各行業的實際情況，不要再用以偏概全的手法挑動社會矛盾。主席，旅遊業直接僱用的本地就業人數雖然只有27萬人，但其產業鏈相當長，直接或間接帶動多個行業的就業人數保守估計超過80萬人。去年的反修例風波和今次疫情充分反映出旅遊業對香港整體經濟的漣漪影響。除了旅行社、景點、酒店和航空業外，其他受影響的行業還有零售、飲食、交通、物流，甚至房地產、廣告設計和保險等。以零售業為例，根據政府統計，近年訪港旅客的開支佔本地零售總銷貨量高達40%。旅客數目大幅下跌令多個相關行業的員工收入減少，他們已經開始放無薪假甚至失業。香港整體經濟因銷售疲弱而陷入衰退，已經是不爭的事實。在這個艱難時期，政府推出了數輪紓困措施和兩輪防疫抗疫基金，從儲備中撥出超過200億元，以保就業、撐企業為目標，做法值得肯定，尤其是第二輪基金的投放，涉及面廣、投入資金龐大，對香港大部分面臨困境的公司和僱員幫助極大。當然，常言道"不患寡而患不均"，政府為了盡快協助企業和勞工，在制訂今次相關支援措施時難免有所遺漏。我希望政府能夠補漏拾遺，盡量協助更多有需要的市民和企業。在這個非常時期，全港僱員和公司均希望能夠早日取得資助。雖然仍有不足，包括我向司長和局長反映的不少意見仍無法達到預期效果，但有見當務之急是要撐企業、保就業，在上周六的財務委員會會議上表決時，身為議員和民意代表的我當然支持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的撥款。這是市民普遍的願望，亦是大是大非的問題。然而，反對派在會議上提出中止程序，阻礙會議順利進行，最後甚至置市民於水深火熱而不顧，集體投下反對票。我希望反對派議員別再沉醉於區議會選舉的勝利中，要多設身處地考慮市民目前面對的困境，不要再作政治"攬炒"，為社會多做實事，包括支持今年的預算案。主席，今年的預算案基本上能夠根據不同行業的需求靈活調配資源，增加補貼範圍。但在減免稅項和差餉方面，預算案並無太大新意，基本上與去年差不多，而最近的紓困措施亦沒有在相關方面提供額外寬免。綜觀香港目前整體經濟環境，絕大部分家庭和企業也出現困難，很多時也有現金流的問題。按照現行機制，納稅人可向稅務局申請緩繳暫繳稅，但稅務局要逐宗個案處理，費時失事。

其次，政府亦應該考慮向一些受疫情影響更深遠的行業提供差餉寬免。以酒店業為例，目前入住率只有單位數，而最糟的是這種惡劣情況不知道何時才結束。面對龐大的日常成本開支及員工的薪酬開支，政府亦應該設法提供支援。雖然每間酒店在第二輪基金中獲得30萬元或40萬元津貼，但對酒店業而言可說是杯水車薪。能直接協助他們的最佳方法是減免差餉，希望政府能夠予以考慮。主席，今年的預算案向香港旅遊發展局額外撥款7億9,000萬元，加上去年旅發局取消了部分活動及推廣計劃後的餘款，本年度旅發局可用的市場推廣預算約為12億元，我認為有其必要。旅發局早前宣布新一輪的4億元預算將從刺激本地消費、加強市場推廣，以及提高過夜旅客數目等3方面入手，我認為在特殊時期尤其是當香港旅遊業已經跌至冰點時，為旅發局增加資源的做法值得支持。疫情目前在世界各地蔓延，按照最近的數據，香港可能很快成為零感染的地區。在外圍疫情不明朗、交通不便的情況下，港人的外遊意欲估計不會太高。按照2003年的經驗，復蘇初期，市民傾向參加本地遊，增加本地消費。既然旅發局決定第一階段的計劃是刺激本地消費，便應該將部分資源支持業界推廣本地旅遊。目前，本地不少景點生意慘淡，例如海洋公園、迪士尼樂園已經關閉多日，旅行社、酒店、食肆和零售生意慘淡。旅發局可以提供支援，牽頭鼓勵景點、酒店、食肆、零售、旅行社等行業合作，推出有特色的本地遊路線，促進本地消費，增加復蘇的動力。待海外及內地解除封關措施後，旅發局可按疫情發展的實際情況再決定如何推動下一階段的工作，包括考慮加強境外市場推廣，以及提升過夜旅客的比例。旅發局以往慣於將大部分資源用於廣告宣傳，近年亦開始改以資助及獎勵形式向業界發放補貼。

加大相關資助肯定有助提升出現財政困難的業界對外促銷旅遊產品的積極性，擁有脈絡關係的業界在促銷時可以更廣泛地接觸不同客戶，推出的產品更多樣化，勝過只進行廣告宣傳，對我們旅遊業未來的復蘇更有利。主席，今年的預算案推出1,200億元的紓困措施，加上兩輪防疫抗疫基金，合共涉資2,900億元，相當於本地生產總值10%，預計明年赤字將高達1,391億元，相當於本地生產總值4.8%，亦超出了赤字佔本地生產總值3%的國際標準，打破量入為出的理財思維。然而，面對百年一遇的疫情，大家也看到各國無不推出不同形式的紓困措施，我認為香港亦不應例外。到目前為止，我看到政府推出的措施其實與其他國家相近，香港未來的儲備將由11,000億元的水平下降至大約8,000億元至9,000億元的水平，財政儲備應該仍處於健康狀態。但如果在撥款紓困後疫情未有改善甚至要推出第三輪紓困措施，難免會令人擔心香港的儲備不足。因此，政府應該從現在開始為復蘇做準備，亦要評估疫情後如何妥善復工、復課，以及如何恢復對外聯繫及經濟活動，增添市場的活力。同時，政府亦應該研究在甚麼情況下香港可以考慮對疫情較受控的鄰近地區和國家分階段開放跨境交通，取消出入境限制，在保障民眾健康的大前提下逐步恢復正常活動。我相信這是市民及各行各業所期盼的事，例如大家看到澳門的疫情比香港更為受控，而香港的疫情亦應該快將受控，在這種情況下，兩地可否考慮恢復交通往來呢？主席，歷時長達6個月的修例風波，加上百年一遇的全球疫症大爆發，香港可謂"屋漏兼逢連夜雨"。內耗破壞了香港這個家，外界風雨飄搖，正在動搖我們的根基。要保護香港這個家，需要香港人團結一致，等待雨過天晴，香港人才能夠安居樂業。但如果內耗不斷，即使疫情平復，"黑暴"又捲土重來，反對派繼續政治"攬炒"、經濟"攬炒"、民生"攬炒"，香港只會永無寧日，市民的生活亦得不到保障。今次的預算案有多項紓困措施，包括全民"派錢"1萬元，我希望反對派議員不要為了個人政治目的阻撓預算案通過，影響市民大眾受惠。面對百業蕭條、失業率創新高，特區政府亦應該聆聽各方的聲音，盡最大努力推出更多措施，協助香港各界及市民渡過難關。主席，我謹此陳辭。

當政府連民意代表和選舉結果也不尊重時，我們如何撥款給政府呢？

就有官員談《基本法》第二十二條是否適用於在香港設立的中聯辦的問題，政府多年來都表示，第二十二條適用於中聯辦，中聯辦不能干預香港的內部事務。

這種人治的方式，市民看在眼內。

我最後一次警告你，梁君彥，不要再限制議員的發言。

梁君彥，我警告你，不要再濫用你的權力，限制市民的代表發言。

我正談及不應再撥款給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因為局長無能，只聽北京的旨意，沒有聽人民的聲音，沒有人格尊嚴，出賣了自己的尊嚴。我在審議預算案的財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中，特別向鄭若驊司長和司法機構政務長提問，香港的法庭還有否制衡政府的功能。我第一次問時，政府繞了一個大圈，說香港的法庭不偏不倚，當我再追問，法庭有否制衡政府的功能時，鄭若驊說香港的法庭沒有議員口中所說的職能，而司法機構政務長最後也沒有回答我的問題。香港自由度下跌，是由於我剛才罵了很久的高官，以及助紂為虐的保皇黨所致，而我們每個人應自覺地保衞香港的眾多優良傳統和機制。

你們很多人在公務員系統成長，很多人在香港接受教育——雖然可能你們有些人的子女在外國讀書——你們很多人都是與香港人一起成長，為何要出賣你們的自尊、人格和香港的自由，以換取你的一官半職，這樣對得起香港人嗎？請看看民意，到街上走一圈，聽聽市民怎麼說，香港已處於水深火熱、自由和"一國兩制"淪陷的階段。我今天發言的目的是，我們透過反對預算案來告訴你們，市民是如何憤慨，香港的自由淪陷是多麼危險。沒有"一國兩制"，商人也不會有好處。我們希望國際把我們看作一個自由的城市，還是在暴政下的專制城市？

在這段時間裏，財政司司長亦十分願意聆聽社會各界的意見，面對現時的情況，他不再節省香港的公帑。

加上在賣地方面，財政司司長估算賣地收入約有1,100億元，但現時市道如此疲弱，發展商會否積極投地？會否開出很吸引的價格來競投政府日後出售的土地呢？我相信不會。

加上在過去數年，尤其是今屆政府，特首經常說理財新哲學，而我有點認為她的理財新哲學就是花錢，花錢當然並非壞事，尤其是花在社會福利、教育和醫療方面，但政府未來會就這數個範疇撥款約2,700億元，有關預算在數年間增加50%，增幅相當驚人。當然，在經濟運作和收支正常的情況下，有關安排並無問題，有較多收入便可以花較多錢，可以較闊綽地花錢，但如果過度花費，而預期未來數年不會有可觀的收入時，這可能會造成很嚴重的問題。因此，我勸諭特區政府應該開始控制開支，當然必須協助有需要的人，但撥款在兩年間增加50%，是十分驚人的數字。

主席，我聽了一群所謂建設派議員發言超過一天，其實真的感到很驚訝，因為他們好像把過去兩星期的事情當過沒有發生過般，而一些預計將於未來數星期至數個月發生的大事，也好像與他們無關似的。我平日也頗享受聆聽田北辰議員在其發言中講述他有甚麼新方案或成功爭取的例子，但我們現正處於甚麼時勢呢？主席，現時駱惠寧變相任職香港市委書記；郭榮鏗議員即將被取消議員資格，更隨時會被控以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第二十三條國家安全法如箭在弦；還有一位把如面盆般大的習近平肖像供奉在辦公室的前入境事務處處長，現已升官成為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將負責今年立法會選舉的"DQ"事宜。

即使有過失望，我們仍可以選擇對未來懷抱希望。即使理想不同，我仍希望大家擱置分歧，創造化解矛盾的空間，一起推動香港向前。

如果說社會多紛爭，所以需要有警察——這是葉劉淑儀議員的邏輯——然而，當社會多紛爭時，其實也需要持平、中立的公共廣播機構，為何港台未來一年的部門預算開支竟下跌了6%呢？我想順道在此回應葉劉淑儀議員，她剛才提到2018年的數字，說當年審計署曾批評港台在衡工量值方面表現差勁，花了很多錢，卻沒有效果，節目沒有人收看。"葉劉"真是有點落伍，因為她仍然引用2018年的數字。邱局長應該最清楚，港台在2019年1月至2020年2月期間，"頭條新聞"的點擊率是2,000萬次，"鏗鏘集"的點擊率則是3,600萬次。

所以，大家看到陳茂波分明正在配合一套專制老路，不解決社會矛盾和問題，反而要解決提出問題的人。我嘗試以同情的角度了解司長，可能他也是被動、委屈地要配合擴充警察軍備的要求，但司長已經在他可以控制的預算案演辭內，少說撐警的說話。

即自前入境事務處處長那種在辦公室擺放習近平肖像的做法成為標準後，可能大家稍後也要比較一下自己辦公室中的習近平肖像是否夠大、夠高。

就2017-2018年度的預算案，我記得民主派中有人表決贊成，有人表決反對。

這個邏輯發展下去，其實香港很快便會與大陸接軌。

主席，我想很多保皇派的同事——或他們自稱為建設派——一定會繼續以"攬炒"作主題，說我是"攬炒"派的代表，如何害死香港人，這一定會在預算案辯論中不斷重複，但我想這刻香港市民要看清楚一點，民主派多年來追求的究竟是甚麼呢？其實是"公意"，不是公平正義的"公義"，而是公眾的意志如何能透過民主的過程，在制度中彰顯。昨天，楊岳橋議員提到，如果香港人選擇要求其代議士在立法會否決這項預算案，我們作為議員，便應該有權根據《基本法》第五十條、第五十一條及第五十二條，決定否決之後應怎樣處理。我認為楊岳橋議員對這個議會和《基本法》仍然抱有信心，我不會感到奇怪，為何楊岳橋議員仍然有這種信心？因為很多時候，在立法會的辯論中，同事亦會談及此事，而最近特首"林鄭"亦問了一句："如果由泛民主派主導立法會，會怎樣呢？

我們民主派對預算案的立場當然十分清晰，因為它是一份撕裂香港社會的預算案，所以我們一定會投反對票。但是，我們同時也在挑戰多位保皇黨議員，究竟他們是否願意遵守遊戲規則呢？

在這個亂局中，我希望各位保皇黨的同事清醒一點，不要以為自己還可以穩坐釣魚船，現在是寧左勿右、鬥忠心的時候，不夠忠心的話，連劉江華也遭殃。

主席，在談及這份財政預算案之前，我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今早閱讀的文章內容。有一位資深外國記者在電視上看到武漢疫情爆發後，很多病人及醫護人員日以繼夜地希望克服病情，醫治病人。在整個過程中，即使面對厄困仍要在逆境中求存，要有自信心及積極的信念。他說當他們這些西方記者或人民看到這些醫護人員與病人一起在病房內共舞，他們覺得可笑，但笑聲未完便已發覺病毒"殺到埋身"，這時才明白到原來在逆境中保持心境開放和積極信念，對醫治病情非常有用。這個故事的中心思想告訴我們，人生悲歡喜樂是我們的一部分，當我們開心時，不用盡情大喜；當我們苦困時，亦不要完全失望，仍然要咬緊牙關，抱持積極信念。對於這次的預算案，我當初看到也譁然，6,300多億元是很龐大的開支，佔香港GDP多達20%，會否與《基本法》第一百零七條有所抵觸？因為這條文的理念是量入為出，但我們一定要明白這是特事特辦，不是每年都這樣做，還有的是香港不單正面對疫情，加上2019年"黑衣暴徒"令我們元氣大傷，可說是五勞七傷，現在是雪上加霜。

第三，我們需要考慮資產增值稅，這有助減低炒賣樓宇的熾熱風氣。

如果朱凱廸議員等人在現時資源如此豐厚之際也要埋怨，請他們到其他地方為當地的人吶喊，香港無須他們吶喊。

主席，過去一年，香港先後經歷中美貿易戰、社會暴亂和新冠病毒的衝擊，社會經濟受到嚴重的影響。目前，已經有不少公司陷於破產甚至結業，亦有不少市民失業或處於半失業的狀態，即使能上班，也不知道明天會否被裁員。在這麼苦不堪言的日子裏，政府先後推出兩輪抗疫援助措施，協助受影響的企業和市民。雖然有很多需要改善的地方，但總算是及時雨，可以幫助市民。今次的財政預算案在2月底公布，當時司長為了"撐企業、保就業、紓民困"，決定推出大規模的逆周期措施，涉及1,200億元，當中包括向市民派發1萬元，連同兩輪防疫抗疫基金分別投入的300億元和1,375億元，現時庫房已經花去2,875億元救災。隨着經濟惡化，而且需要補漏拾遺，我希望會推出第三輪措施。預算案的亮點當然是向成年的永久居民發放1萬元，香港人也十分歡迎，司長解釋這1萬元是為了鼓勵本地消費，同時紓緩市民的經濟壓力，其實都是救災的重要措施。過去社會有很多人批評政府是守財奴，但今天相信大家也會理解，幸好我們在太平日子應花則花，沒有胡亂花費，今天才有足夠的儲備應付救災的開支。司長已經預計庫房將史無前例地出現2,766億元的赤字，而且未來5年會持續"見紅"，但疫情嚴重，政府仍要動用儲備來救災。最重要的是在疫情過後，能夠盡快振興經濟，令庫房稅收增加。事實上，今年的預算案焦點全部放在"撐企業、保就業、紓民困"上，當然大家也會理解和認同，但疫情過後，百廢待興，振興經濟是我們重要的工作。香港已經有金融風暴和金融海嘯的經驗，正如預算案指出，為了維護金融安全，財政司司長已經帶領金融監管機構進行大量防震及市場監管工作，令市場平穩有序地運行，而且立法會亦有不少財經精英可以協助香港政府面對金融危機，所以我在金融問題上不太擔心。事實上，我最擔心的是如何令香港的經濟重回上升的軌道。目前，失業率急升、商店出現結業潮、公司沒有訂單、企業現金流不足等，已經令經濟全面衰退。同時，我們也關注到國際關係將會有佷大的變化，這種變化肯定會影響香港的貿易。所以，疫情過後，香港如何吸引海外投資者和客戶繼續來港做生意和購物是重中之重。我認為最重要的是改變傳統心態，由促進者和監管者角色改為積極推動商機發展的主導者，主動創造商機，在國際市場招攬投資者，為投資者提供全方位的協助。總部經濟方面，其實政府做得不錯，近年已經有9,000間外資公司在香港設立辦事處，創造50萬個職位。當然，我們不希望"黑暴"的問題令他們離開香港。政府應該想辦法挽留他們，並加強來香港工作對外資的吸引力，以及提供更多機會。我現在想談談保險業的情況，希望政府能夠盡快出手協助業界渡過寒冬，包括保險公司和所有從業員。很多業界人士向我反映，受到暴亂的影響，業界大受打擊，現在再受疫情衝擊，不論收入或佣金也一落千丈。疫情總會雨過天晴，但經濟和經營環境元氣大傷，業界前景確實令人擔憂，政府和保險業監管局必須採取適當的措施，在疫情過後，振興本港的保險業。其實，在1月的預算案諮詢時，我已經向政府反映，由於受暴亂事件的影響，國內人士減少來港購買保險，加上經濟衰退，保險業將會步入寒冬，需要政府援助，包括為保險公司和從業員提供各項臨時性的援助。其後疫情持續，我亦再向政府反映保險界的苦況，特別是保險中介人。目前持牌的保險中介人有12萬名，當中大約8萬多名是自僱人士，由於營業額大幅下跌，佣金收入受到重大打擊，不少人的收入減少超過50%。即使他們可以領取7,500元的自僱人士一次性津貼，但也真的不足以協助他們渡過難關。

我稍後會代表多個保險組織和人士向政府提交建議，希望政府認真考慮。另外，我也想要求保監局在這非常時期採取一些實在的措施，協助保險界渡過難關，包括：第一，檢討多項合規要求的實施時間表，以減低合規成本，從而減輕保險公司的資金成本和經營壓力，具體措施包括重新檢討落實資本要求的時間表。此外，有關就企業風險管理推出時間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保險合同》等，當局最好在了解實際情況後向業界宣布，令大家可分階段投入資源，這樣便可節省資源。第二，更重要的是，由於利息的走勢趨向負利率，以往保險公司依靠購買債券的模式可能已經不合時宜，亦無法運作。

第三，香港保險業產品眾多，具彈性又能配合全面的理財需要，所以國內客戶十分喜歡在香港購買產品，希望保監局能夠與保險界合作，研究如何令國內的客戶更容易在香港購買保險產品，包括採用科技的方法，免除面對面銷售的要求。第四，希望減低保險公司與中介人的收費，以幫助中小型代理和經紀人公司。上述均是中短期措施，但能夠針對業界目前的問題，長遠而言，政府仍然需要考慮我就預算案提出的建議，包括爭取打開大灣區市場，特別是我們說了很久的保險售後中心、醫保通和壽險通。此外，我們亦要落實《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的各項建議。我亦很希望能夠為保險公司爭取國民待遇，以國內等同的條件進入國內開業，擴大香港保險業的銷售空間，令保險公司及中介人都有更多機會。另一點是要爭取香港成為國際保險樞紐，協助本港保險業參與海事、空運、農業、巨災、政治、戰爭風險及貿易信用，以至"一帶一路"相關的保險項目。不過，隨着國際形勢出現急速變化，香港打通國際市場的計劃會否受影響，仍然是未知數。但是，不論路途多崎嶇，我們也要堅持開發產業新亮點，如果香港故步自封，實在難以面對新時代的挑戰。此外，我亦會談談年金保費扣稅的問題，自從去年年金保費及強積金自願性供款可以合計扣稅後，有關計劃廣受市民歡迎，特別是年金計劃。根據最新的資料，業界已經售出13萬張延期年金保單，涉及金額94億元，證明市場對這類產品需求殷切，亦證明政府適當鼓勵了為香港市民提供更佳退休安排的一種產品。

同時，我們亦建議政府檢討現行自願醫保計劃的實施情況，盡快全面優化，吸引更多有能力的市民投保，分擔公營醫療壓力。我希望司長稍後可以再考慮我們的建議。

大家可能知道，他曾經在伊朗當記者，所以他擁有國際視野，有深度分析能力。他亦有他的堅持，特別是他對環保的熱心，他曾找我表示不談政治，只集中火力搞環保，我是同意的。我一方面欣賞他的國際視野，但另一方面我對他的解決方法卻持不同意見。

其實，新型冠狀病毒真的會改變國際大形勢，這是司長需要注意的。

當然，大家從很多文獻看到，這並不合理，正如雷曼事件，誰要負責呢？或者伊波拉病毒，誰要負責呢？如果要找出病毒源頭而對某國提起訴訟，將來誰敢購買美國資產呢？

原因是美國國債龐大到不知如何解決，無論經濟戰爭或實際戰爭也不是不可能發生。

在這國際形勢下，我們當然不應該像某些人一樣，到美國要求制裁香港，因為這事實上對香港會有很大傷害。無論他們的出發點多偉大，無論他們表示如何為了香港好，實際後果都是令香港人受到慘痛的傷害，很多支持民主的人也會受到傷害。這對像我一樣以香港為家的人，只持有香港特區護照的人傷害更大，因為我們哪裏也不會去，只會留在香港。香港有不同政見的人，我經常說香港根本是五顔六色，為甚麼一定要變黃呢？

事實上，所謂黃色經濟圈，如果香港整體經濟差，甚麼圈也會失敗。

然而，如果香港不但對國家沒有好處，更只令國家感到威脅，甚至受到傷害，"一國兩制"便很快會消失。

主席，財政司司長在財政預算案的結語說，"國際政經格局發生的深刻變化，使香港備受影響。與此同時，本地發生的社會事件，也使我們經歷了不平凡的一年。社會躁動不安，折射的深層次矛盾，並非短時間內可以化解，對香港未來的穩定和發展影響深遠，有待用心梳理。"此段結語反映了香港當前面對的狀況，正因如此，我認為財政司司長在"二零二零年經濟前瞻與中期展望"中說"香港經濟基調穩固，核心競爭力不會因此動搖。疫情過後，香港經濟定能復蘇"這個冠冕堂皇的說法可能與事實存有嚴重落差。主席，在現階段的世界大變局討論香港經濟前瞻與中期展望是困難的，但面對當前的疫情，司長把預算案的重點放在"撐企業，保就業，振經濟，紓民困"。作為勞工界的立法會議員，我對政府這方面的表現，尤其是沒有設立失業貸款基金，深感失望。環顧全球，不少先進經濟體系在3月面對疫情入侵當地時，已迅速推出紓困措施，協助僱員。例如英國和法國公布為失業或放取無薪假的僱員，補貼七成或以上的工資；鄰近的新加坡亦在本月初公布新一輪紓困措施，資助所有本地僱員4月份薪金的75%，並放寬對自僱人士的補貼條件。反觀香港在2月初已爆發疫情，甚至更早前因為中美貿易戰及本地的社會事件，已面對經濟下行的風險，雖然政府願意對部分行業提供牌照費用減免甚至補貼，卻未有及時推出措施支援失業或放取無薪假的僱員。面對缺乏僱員支援的批評，政府的回應只是透過僱員再培訓局推出的"特別.愛增值"計劃虛應其事。先不說計劃的4,000元津貼，或稍後提升至5,000元的津貼能否真正幫助受疫情影響的失業工友，根據當局在財務委員會回覆我的資料，截至2月，該計劃只有1萬人報讀，當中可以畢業的人數不足1,500人，說明了計劃對援助失業工友難以發揮作用。

說措施是"千呼萬喚"，是因為自疫情爆發以來，社會不同階層和黨派均要求政府必須採取措施，直接援助受疫情影響的僱員，如港九勞工社團聯會更一直要求政府成立失業貸款基金，但政府一直置若罔聞；說措施是"猶抱琵琶半遮面"，是指政府的措施只紓緩了仍在職場的基層員工遭解僱的壓力，但對最需要援手的失業僱員毫無幫助。政府的800億元保就業計劃資助以強制性公積金供款劃線，我明白政府當中的考慮。可是，即使如此，政府仍可以多走一步，容許失業僱員提取強積金戶口的款項，並由政府補回僱員從強積金戶口提取的款項，以落實支援僱員的目標。至於財政司司長終於聽取了廣大市民的意見，以直接派發現金方式支援市民，這是為數不多的政府政策與社會民意接軌措施。不過，由於政府兩年前透過關愛共享計劃派發4,000元時手續繁瑣，廢時失事，市民能否及時受惠於今次派發現金10,000元的計劃，仍是未知之數。我期望政府在撥款通過後盡快推出計劃，讓市民及早受惠。至於其他紓緩措施，包括寬免差餉稅項、綜援及"生果金"發放"雙糧"等，基本上是繼續過往做法，新意不多。主席，在財政司司長公布預算案中的福利部分，正如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在其網誌中提到，2020-2021年度社會福利經常開支預算達到939億4,000萬元，而政府的總福利開支亦超過千億元大關，達至1,150億元，經常開支增幅亦達到14.2%，佔整體政府經常開支預算的19.3%。可是，除了增加預算外，預算開支是否運用得宜，以及是否針對問題癥結，政府在考慮多方面政策時宜再作配合。根據資料顯示，政府將在2019-2020年度啟動興建19間安老院舍，是香港有史以來啟動興建最多安老院舍的一年，數目甚至超過2012年至2017年5年的總和。但是，無論如何，興建項目最快也要4年至5年才能落成投入服務，對香港長者的需求，是遠水救不了近火。截至2019年12月底，輪候院舍的合資格長者平均需要等候超過3年，儘管政府動工興建19間院舍，亦無法解決當下安老院舍不足的問題。更加重要的是，香港人口中長者的數目正急速增長，政府需要以更遠大和創新的思維去考慮各種可行方法。再者，政府多次強調以居家安老為主的政策原則，但可惜在政策上只增加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的服務名額，欠缺更全面的政策配合。主席，行政長官於今年1月14日公布的10項民生政策新措施中，其中一項是為低收入人士代供強積金，估計約有20萬名月入少於7,100元的人士會受惠。多年來，我多次強調政府亦要照顧家庭照顧者，當中主要為家庭主婦，政府須為非在職及非全日制學生的勞動人口承擔強積金每月最低供款，讓社會上不同崗位的人士也能夠老有所依。此外，政府在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中提出針對失業人士的支援，將會暫時放寬申領綜援的資產審查，透過綜援系統提供失業支援，把健存人士的資產上限提高1倍，為期6個月。可是，以綜援制度幫助失業僱員，其實是毫不足取的下下之策。我必須在此再次提出，我所屬的港九勞工社團聯會一直倡議政府應該設立失業貸款基金。

主席，在公務員隊伍中，5天工作周的政策已經推行了14年，但現時仍有兩成多公務員未能受惠於5天工作周的政策。儘管上年度政府實行了一些試驗計劃，但我仍憂慮計劃的進度緩慢，最終會無疾而終。要全面實施5天工作，長遠而言除了需要財政司司長的資源配合外，當局亦須檢討四大原則，設下全體公務員實施5天工作周的時間表。此外，政府在今年3月推出的公務員中醫藥服務反應異常熱烈，希望政府能夠提早檢討，增加中醫診所，並在未來的預算案中，把中醫服務列為公務員的恆常開支。

主席，香港工會聯合會看到，失業問題現時非常嚴重，而我們也相當擔心和憂慮，失業問題不會在短期內得到解決。不過，政府編製的失業率數字和統計卻有所滯後，未能反映現時社會上失業人士面對的生活困難情況。

調查其中一項問題問到他們最希望政府幫助的一件事，有45%受訪者表示希望盡快派發1萬元，即今次財政預算案提到的1萬元；有28%受訪者要求政府發放失業現金津貼；有26%受訪者要求政府為僱員發放薪金補貼，即類似現在提出的"保就業"計劃。

特別是那些正在領取長者生活津貼、"生果金"、綜合社會保障援助或傷殘津貼的受助人，當局是否可以透過政府的系統找出他們，然後直接轉錢給他們呢？大家要明白，這些正在領取長者生活津貼或"生果金"的長者——他們一定是長者，領取長者生活津貼和"生果金"的一定是長者——他們大多數沒有網上銀行戶口。

上星期，我在立法會財務委員會上也曾提出這問題，羅致光局長當時說到不知要做多少程序才能辦到，令我摸不着頭腦。

至於政府表示人手不足，我們認為如果是因為現時人手不足，政府便應增加臨時就業職位，這是最適合增加臨時就業職位的時機，當局應加快聘請人手處理。

我們知道現時私人樓宇或汽車按揭已經有這種安排，但可否盡量擴大至包括資助房屋，如居屋或夾屋等，以及一些私人貸款呢？

因為疫情，以及早前社會事件的衝擊，經濟受到影響，而這群人的收入也因而下降，司長是否可以協助他們渡過這個難關呢？此外，我剛才也提到，從調查數字中可見，除了受失業影響的人最想獲派發1萬元外，其實他們也需要當局提供失業現金津貼，即工聯會於去年已提出的失業援助計劃。然而，很可惜，政府一直也不做，其實有何困難呢？

我想提出兩個例子。工聯會早前看到失業問題嚴重，也想出一點力協助這群失業的工友，因此我們向社會各界人士募捐，包括我們工聯會的立法會議員也捐出他們的薪金，設立了一項緊急失業慰問金，我們只可以慰問，因為我們只是出一點綿力，為5,000名失業人士提供3,000元慰問金。

這些申請經過一個獨立委員會審查後，上星期已開始派發支票。上星期六開完財務委員會會議後，我便前往元朗派發支票給受助人。

"IQ 160局長"，你的IQ這麼高，可否體察民情呢？

究竟"IQ 160局長"知否綜援制度與失業援助制度是兩回事？綜援制度是以家庭為單位，並非一名失業人士可以隨便申請的。司長及在席數位局長，我不知道IQ這麼高的那位局長能否聽到這些市民的心聲，如果你們聽到並替這些市民難過，就請你們回去說服他，說服這個政府設立失業援助計劃，協助這些失業人士。還有，作為政府的財政官員，我希望司長考慮的不單是今次的財政分配，我認為司長一定要預備，因為自從上次社會事件造成的連串衝擊，加上今次疫情的影響，本港的經濟會受到很大影響，而市民的整個消費模式其實也在轉變，無論是消費模式或就業模式，全部也在轉變。

司長除要檢視財政預算這盤帳目外，更須具前瞻性，為我們預備不同的政策，協助這些失業的市民，並預示本港將會受到的衝擊，為此作好準備，為我們築起防火堤。

剛才香港工會聯合會的麥美娟議員的發言針對在當前的疫情下，扶助"打工仔"、中小企和自僱人士的一些措施，而我的發言則會宏觀地討論政治和全球經濟的問題。

但問題是我們如何作出投票決定，如何做好監督的工作。我認為政府與議員之間是博弈關係。政府需要爭取議員的支持來通過一些法案，包括撥款條例草案，因而會盡量答應議員一些要求，會盡量實行可行的或財政許可的措施。議員亦盡力為政府做大量遊說工作，將市民的實際情況告訴政府。

比較可惜的是，本屆政府與本屆立法會初期曾經有這樣的良性互動，反對派亦然。

這些訴求很多直接衝擊香港的法治體制，例如不起訴所有暴徒、暴力分子，並立即釋放他們，怎可能做到。

不論是外國的政治獻金，抑或本地的政治黑金，也會繼續綿綿不絕。

我希望大家實事求是，循經濟方向來討論政府如何使用撥款。政府將撥款大灑在社會福利、教育和醫療方面，大家不會有任何異議。

因為過去大半年來有嚴重"黑暴"。

如果暴力事件不是不斷升級，升級至本土恐怖主義的程度，我相信警方也不需要增加預算，特別是用於加強情報工作，防患於未然。其實，最近數次本土恐怖襲擊中沒有人死亡，是走運。有人在醫院放炸彈，在火車站放炸彈，甚至寄炸彈給警務處處長，這些均是相當嚴重的罪行。警方甚至發現軍火庫，搜出過千發子彈及多支半自動手槍，甚至AR-15自動步槍，這些全部可以奪人性命。反對派繼續推動仇警情緒，撈取政治資本，吃盡"人血饅頭"。

再說，我們的警隊質素如何？

此外，加拿大的菲沙研究所也將香港警隊置於世界第六位。因此，香港警隊很值得大家支持。當然，有個別事件處理不當，或者"樹大有枯枝"，警隊一定會嚴查。正如最近的一宗案件，警隊正在嚴查。

另外，我想談談環球經濟。

不過，我認同"懸崖"這個概念。

會否出現新冷戰的風險呢？另一方面，美國因為抗疫不力，現時經濟一塌糊塗，特朗普又打算印鈔、推出不負責任的量化寬鬆政策。這樣引致貨幣"大洪水"，會否激發下一輪資產泡沫？上次的金融風暴過去後，政府好像挽救了市道，卻令樓價上升，市民的生活十分艱難。

我希望司長要注意國際大格局。

因此，隱性失業也是很嚴重的。然而，我比較樂觀，認為全球經濟格局"大洗牌"是一個挑戰。在疫情之下，歐美經濟接近停頓。我們的國家現時很努力，相信會比較快恢復。這個新挑戰其實會帶來新的機遇。正如2003年SARS期間，阿里巴巴的馬雲便掌握了很好的機會。

我覺得政府真的要重新考慮再工業化。

這些公司就把握了"長尾效應"的需要，精準地應對客戶的需求。

然而，如果推行再工業化，市民有工作，小企業、初創企業也可以有營商的機會，形成社會有向上流動性。而且，香港也要重振創業的精神，這是很重要的。談到創業精神，我留意到政府會向創新及科技基金注資20億元，推行再工業化計劃，亦向香港科學園撥款20億元，把元朗一幢工廈改建為微電子中心，並在4月起優化科技券計劃。可是，司長，這些措施可否更具靈活性，以鼓勵創意、創業呢？我舉個例子，創科創投基金的門檻原來很高，未投資承諾資本最少1億2,000萬元，一般微企、初創企業根本望門興嘆。馬雲最初也是與數人經營小生意。

疫情猶如一場大戰，大戰過後，舊的經濟部分會退出市場，一切百廢待興。世界格局亦可能會迎來"大洗牌"。

在這方面，我希望司長能夠再進一步做更多工作。多謝主席，我謹此發言。

主席，今年的財政預算案是兩個月前，在2月26日發布的，當時陳茂波來到立法會，說要動用1,200億元，希望能夠振興經濟，但兩個月後，現時香港看來已經完全不一樣了。兩個月後，我們看到情況更惡劣；兩個月後，我們看到社會更紛亂；兩個月後，我們看到香港人對前景更是毫無信心。

表面上看，是由於武漢肺炎的疫情令香港飽受經濟打擊，但眾所周知，根據報道，雖然中國大陸早於約12月已爆發疫情，但香港在1月中下旬才出現首宗個案。

去年年初，當政府一意孤行要推行"送中條例"時，全香港不單民主派議員站出來要求政府三思，當時連香港商界很多吃得開的商人，包括地產商及代表商界的立法會議員均提出異議，他們有些是悄悄地勸止，亦有些是公開表明，請政府不要推行"送中條例"，因為這真的會把香港"送中"。很可惜，言猶在耳，政府其實有很多事情可以自行決定，但它卻決定不到，背後原因是否北京政府曾經出手，要求"林鄭"一定要下這道命令？這當然只有"林鄭"或北京才知道。

政府已經走了最壞的一步，令香港陷於水深火熱之中。

有些數字令我們很擔心，有些改變亦絕對令香港人很擔心。今年2月10日，Bloomberg的評論員馬凱斯形容香港出現了名為失效國度的病徵，她看到香港市民搶口罩、搶物資，對政府、對公營部門，甚至對部分私營企業也絕不信任。

她在文章中表示，香港在這數個月對示威的處理手法受到很大爭議，再加上疫情，以及司法制度飽受衝擊，香港作為金融中心的前景相當暗淡。2月10日，當時香港的疫情仍未太嚴重，世界各地均沒有預計到武漢肺炎會令全球超過100萬人受影響，數十萬人會因疫症喪失生命，另外還造成很多經濟損失。由香港的小規模經濟危機擴大至全球經濟危機，我們看到這不單是疫症的問題，亦不是香港的醫院和深切治療部服務，甚至口罩數量是否足夠的問題，更深層的問題是，究竟我們有沒有辦法令香港人重拾信心？有沒有人能夠在疫情完結後繼續相信這個政府，即相信政府會捍衞他們的利益，相信政府有能力管治香港，相信政府有方法激勵人心？問題是，我們完全看不到前景。2003年SARS爆發，縱使香港受到無情打擊，死亡人數接近300人，當時的死亡人數和進入深切治療部的人數較現時更多，受到的打擊更大，但當時香港人對周圍的環境、特區政府和北京仍未死心。今天我們對周圍的環境，除了日常接觸的醫療系統外，對整個政府和北京中央毫無信任。要復蘇，要走出困局，我們也知道並不容易。我們看看大環境如何？香港的經濟自由度指數下跌了1.1%，根據《華爾街日報》和傳統基金會在2020年發表的經濟自由度指數，香港的排名下跌至第二位，是自1995年後，25年以來首次發生。他們的報告指出，除了令我們覺得相當諷刺的法治這部分外，香港在管治效益、市場開放度及政府規模的評分均下跌，而在法治方面，他們亦清楚指出，2019年《逃犯條例》的修訂嚴重危及香港司法獨立的風險仍然存在。雖然香港的貪污率偏低，但報告亦指出香港政府打擊貪污不力。

失效的政府、不受制約的警隊及缺乏監察的監警制度，只會造就一批特權人士。這星期大家見到在葵涌警署外發生的擲汽油彈案，原來是警察自己插贓嫁禍，妨礙司法公正。過去一兩年，在警隊中不論是高層或低層，不同職級人員犯上刑事罪的個案比比皆是。

在一個沒有將來的社會，年輕人看見的是極權統治迫在眉睫。我們以往看見警察的所作所為，以為只有警察出來當打手，現在也不用了，現在是兩辦出來撕破臉皮，公開告訴大家，他們才是老闆，那麼，"一國兩制"、《基本法》、"港人自治"和"高度自治"都到哪裏去了？回歸這麼多年，香港人最記得的是1999年，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鎔基發表工作報告，他說："'一國兩制'方針得到全面貫徹落實，中央政府嚴格按照《基本法》辦事，不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內的事務，確保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一國兩制'、'港人自治'、'高度自治'，贏得廣泛的讚賞。"這是最後一次中央政府敢於為香港說的話。在1999年3月5日後，此情不再，香港淪為既不遵守法治，亦不根據《基本法》實行"高度自治"及民主的社會。在這麼"爛"的情況下，即使政府撥出多少億元也無法贏回民心，亦令下一代沒有任何指望。唯有中央收手；唯有給予香港真正的民主政制，真正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唯有香港人真的可以根據《基本法》得到他們應有、並已延遲多年的民主政制，香港才能繼續向前走，否則香港只有"死路一條"。

所以，預算案並無新猷，這是第一點。本年度的醫療衞生開支預算為871億元，醫管局的撥款為750億元。經濟前景不樂觀，2019-2020年度特區政府的帳目見紅，是香港15年來首次出現財赤，未來5年的預測仍然是赤字連連。但是，人口增長和老化不會因為經濟轉差而暫緩，市民亦不會因為該年財赤、醫療撥款減少而減少生病。正是由於政府收入減少，無可避免地要削減整體開支和公營醫療撥款，我在2017年便提出成立100億元的公營醫療撥款穩定基金，而司長現在已採納我的建議。當時我提出建議時，還有人取笑我，表示經濟欣欣向榮，樓價倍升，財政盈餘達億元水平，政府財大氣粗，為何有人說要儲蓄呢？我在2017年提出這項100億元的儲蓄計劃，然後到2018年我再次提出，到2019年，即去年的預算案，財政司司長便採納了這項建議。即使預算案提出這項建議，仍然有人說不如用這100億元搞創新或基層醫療等，那時候他們仍然不明白該基金有何用，這便是先知先覺，後知後覺，無知無覺。

最近，我們為隔離設施和病房而奔波，1,000張或1,400張隔離病床有一段時間不足以應付需求，以致有確診患者要在家居等候入院。但是，醫管局今年獲得700億元撥款，共有超過28,000張病床和7萬多個員工。

不患寡而患不均，醫管局從來不是沒有人手，而人手編制和資源錯配的問題不是今天發生，只是今天的疫情令問題表露無遺。去年的預算案，"財爺"已提出要督促醫管局改善這個情況。醫管局未能好好管理公營醫院，管理層責無旁貸。在挽留人才方面，司長提出優化特別退休後重聘計劃，考慮在5年內增加副顧問醫生晉升至顧問醫生的機會。其實，醫管局的人手問題一向是"肥上瘦下"，架構臃腫，將多兵少。我建議訂立機制，調整1998年4月或以後入職的醫管局員工的每月固定津貼，才能挽留富經驗的中層醫護人手。

由最初確診人士的數據可見，很多患者曾經向私家醫生求醫，由於這些人之後才確診，接觸過這些人的診所需要暫停營業，醫生亦要接受隔離觀察，對其經濟影響很大。私家醫生亦要面對租金或薪金的問題，因此政府應考慮擴大支援範疇，協助有困難的同業渡過難關。預算案第43段提到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及香港理工大學於2018-2019年度已獲撥款約1億8,000萬元，進行短期的翻新及設施提升工程。但是，政府在2019年11月15日和11月26日撤回數項關於醫療教學設施項目的撥款建議。我再促請政府盡快將議程提交財務委員會討論，令工程如期開展，這涉及10多億元。在利民紓困方面，最符合市民期望的相信是每位18歲或以上的永久性居民獲得1萬元，預計700萬人受惠，涉及開支710億元。

正如財政司司長所言，一次過的特殊措施不會造成長遠的財政負擔。面對未可預料的疫情和經濟困境，期望政府能急市民所急，及時回應社會的需求，公平公正地處理公共財政，令香港社會逐步恢復元氣。還有一些時間，我想說說，財政司司長的預算案第9頁提到"攜手抗疫"，防疫抗疫基金小冊子也提及"同心抗疫"。由2020年1月1日開始，我沒有請過一天假，基本上都回到醫院工作，在大家最害怕的新年期間，我每星期也回到醫院工作。在星期一和星期二，我在醫院看門診，負責大腸鏡檢查，星期三回到立法會，看到"同心抗疫"這4個字，我知道這只是口號而已。口說"同心抗疫"，但身體最誠實，我們所有人也看得到。

在歐洲疫情不知出現第幾波時，我們便看到醫療的重要性。

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資料，每1,000名居民可使用醫院病床的數目，德國為8張，在歐洲排名前列，英國、西班牙及意大利只有2張或3張，香港是4.1張。

至於深切治療部的病床數目，德國仍是第一位，每10萬名居民有29.2張，超出英國、西班牙、意大利及法國3倍以上。

在主席的英明領導下，武漢願意果斷封城，現在市內經濟便可以開始回復。澳門在"一國兩制"下，果斷封關，實施入境管制檢疫措施，其經濟便可以回復。

醫療部分之後是"發展多元經濟"，我留意到大家很緊張經濟狀況，我同意香港是一個很重要的經濟體。我想談談英美領袖的經濟考慮。很多地方的領導人在疫情最初爆發時，均一定程度上輕視疫情，包括英國首相約翰遜及美國總統特朗普，他們兩位在疫情開始爆發時以至現在總是談論經濟。到疫情一發不可收拾時，確診人數不斷跳升，大家看到香港與新加坡的分別，哪個地方的經濟會回復得較快？當年立法會調查政府與醫院管理局對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爆發的處理手法專責委員會的報告指出，"在處理沙士疫情時，行政長官曾作出指令，指遏止及控制疫症蔓延是政府的首要任務......專責委員會察悉，政府只在較後階段，當疫情逐漸減退時，才開始把工作重點轉移至備受沙士疫情沉重打擊的經濟。專責委員會認為，政府先處理公共衞生，後處理經濟，是正確的做法。

我亦想提醒大家，抗疫工作不是很複雜的事，這分成3個層次。在市民的層面，應做到分隔距離，包括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手部衞生、個人衞生及環境衞生。

英國首相約翰遜患病進入醫院的深切治療部。

至於政府層面，其實很簡單：第一，在源頭方面，入境管控政策實施得是否理想？第二，入境人士，不論是香港人或非香港人，究竟我們的人盯人戰術做得好不好？

主席，我發言支持《2020年撥款條例草案》。

的而且確，政府是聽取了民主建港協進聯盟及廣大市民的訴求，回應民意。

主席，這次疫情為香港帶來一個前所未有的挑戰，而特區政府因應這次疫情及社會的需要，也作出了史無前例的回應。根據政府的說法，措施目的包括：第一，協助企業繼續經營；第二，保住員工的就業；第三，減輕企業和市民的財政負擔；以及第四，讓香港的經濟在疫情受控下盡快復蘇。公道一點說，今次特區政府在抗疫工作方面的表現，整體而言，可說是交到功課。即使有兩波很嚴重的疫情衝擊，其實也看到特區政府的官員，以至公務員都沉着應戰。

其實，在處理危機時，兩者缺一不可。讓我作一個比喻，如果一家人行山時迷路，小朋友可能因未遇過這種情況而感到很驚慌。

相信大家作為父母的也知道，當然還需要看顧子女，如果他們感到驚慌，便要安撫他們，甚至擁抱他們，並不時鼓勵他們說很快便會脫離危險。這正正是說明除了要做一些實際事情外，我們還要在心情上和symbolic方面有一些行動，才可以讓民眾感覺到政府處理疫情的表現合格。說到疫情的處理，我們現時在操作的部分包括甚麼層面呢？

當然，政府亦要聆聽專家的意見，協調各界及各個政府部門之間的抗疫工作及日常的管理工作，從而發揮抗疫的作用。

當然，從其他地方一些危機管理的例子可見，在發生自然災害時，我們經常看到一些政治領袖到訪災區，以顯示他們是認真地處理危機，關心災民的苦況。當然，要有效管理危機，政府必須果斷和快速回應，這同樣是關鍵，因為如果每次也要等到損害或問題在社會上完全浮現後才提出措施，我們便會走在民情後面，市民不會感到滿意。所以，政府要做到的便是在危機中，能夠無時無刻表現出與市民的心緊扣在一起。在危機管理的研究中，其實也有很多這些例子。主席，在2002年，德國發生了非常嚴重的河水泛濫事件，而那正正是危機處理得宜的例子。

另一方面，當時的總理前往各個重災區公開地接觸災民，而由於是選戰前，反對派領袖則前往一些選情穩定、受災較輕的災區進行拜訪。當時德國總理因為在災情中展現的領袖形象，加上他及時到訪災區和及時提供幫助，最後挽救了執政黨的選情，並且帶來逆轉。在大選之前，執政黨由於處理經濟問題不力，民調顯示支持度落後於反對黨，他們原來只有44%的支持率，而對方卻有51%；但1個月後，民調逆轉，執政黨是53%，反對黨是43%。主席，這些例子在歷史上出現不止1次，即使在今次新冠狀病毒的疫情當中，大家看到我們鄰近的南韓剛舉行國會選舉，而現任總統和執政黨也是因為處理疫情得宜而能夠在大選中勝出。當然，歷史上也有一些反面教材。美國總統布殊當年對卡特里娜颶風風災的處理，正正是一個反面教材。這告訴我們如果在危機管理中沒有做好一些symbolic的行動，其實將會為政府的管治或支持度帶來負面影響。主席，說回香港，特別是今次疫情當中，究竟我們又處理得怎樣呢？正如我剛才提到，整體上，我們看到特區政府是基於科學作出決策，而在政策上，我認為政府已不時作出調整，算是能夠交到功課，這點我剛才已有提及。但是，有些情況仍值得我們檢討，包括我們在處理疫情的過程中，政府官員有否從同理心的角度與市民的心——正如我剛才所說的——緊扣在一起呢？讓我舉個例子，在疫情剛爆發時，香港社會口罩不足，我們明白口罩不足是一個現實，但政府有否採取一些我剛才提及的symbolic的行動？有否嘗試帶動社會各界一起募捐，將一些口罩發送給一些真正缺乏口罩的老弱人士呢？又或是在最近的"防疫抗疫基金2.0"中，為何綠色小巴會被遺漏？大家也說不出理由。

今天很多議員也提及失業人士，我們今次的"防疫抗疫基金2.0"的確能夠幫助很多企業和保住員工的就業，但如果在今次疫情中，特別是剛才提及政府要求他們先暫停營業的行業，他們被迫關門，根本無工開，無法申請員工工資一半的資助，但政府又不能向他們提供協助，只是叫他們申請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而如果他們無法申請綜援的時候，又如何能夠令社會人士覺得政府對他們有同理心呢？藉着最後1分鐘的發言時間，我不得不提的是，反對派近來公開宣示會爭取在今年9月的立法會選舉中取得過半議席，然後會利用這個優勢迫使特區政府就範，否則便會否決將來所有法案和預算案。今年的防疫抗疫基金和預算案還可以在我們建制派支持之下通過，做到"撐企業，保就業"，共渡時艱，但如果下屆立法會形勢有變，今天的預算案和方案將全部無法通過，香港社會便真的進入徹底"攬炒"，所以請香港市民三思。

主席，財政司司長在2月26日公布新一份財政預算案至今，雖然只是短短兩個月，但其間卻發生了很多不可預見的新情況，特別是最近疫情肆虐，對香港經濟造成極大創傷，可以說無人能夠獨善其身。面對這個形勢嚴峻的關鍵時刻，司長在預算案中運用了大手筆的赤字預算，以積極的財政政策刺激經濟，及時回應社會各界的訴求，體現了因時而變、隨時而制的務實態度，應民所需、急民所急的施政作風，同時敢於承擔，是值得讚賞的。預算案亦提出了一系列為企業及市民紓緩經濟壓力的措施，包括稅務寬減、差餉寬免、租金及其他補貼等，亦會向每名合資格市民發放1萬元現金。面對經濟下行及前景不明的局勢，這些紓緩措施將有助振奮及穩定民心，亦可維持市場信心及提振消費，為本港經濟注入一支強心針。在此，我與我代表的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非常感謝特區政府自去年年中推出多輪卓有成效的紓困措施，亦歡迎預算案加碼推出大規模的逆周期措施，從多方面着手，幫助市民和企業克服困難。值得一提的是，預算案用了較大篇幅分析香港未來的公共財政狀況，指出香港將會在2020-2021年度出現歷來最大的財政赤字，並評估了政府的經營帳目將會自今年起連續5年錄得赤字。司長亦以前瞻性的視野，就發展多元經濟、開創發展機遇、重建香港競爭力，以及維持公共財政的長遠穩健性等事宜，提出策略性的方向和部署。其中，"財爺"在預算案演辭中提到："我們或要考慮開拓新的收入來源或調整稅率"，我曾就此詢問當局，究竟政府目前正考慮從哪些方面開拓收入來源，是否包括極具爭議的銷售稅、有否考慮就加熱非燃燒煙草產品徵收稅項，以及會否增加博彩稅等。可惜，政府的答覆未如理想，只表明現階段對開拓新的收入來源及調整稅率持開放態度，但卻沒有具體方案。我當然明白，制訂政府收入政策屬於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庫務科的職責，而最近該局換了新局長，我希望會有新人事、新作風，使局方能夠盡快研究政府在開源方面的新政策，亦可以給予業界一個新答案，不要再只說持開放態度。無論如何，我相信政府會堅守審慎理財的原則，確保公帑應使得使，用得其所。當然，我亦會支持政府加緊探討開拓新收入來源的方案，包括把未來基金投資在較高回報的項目，或者粵港澳大灣區的項目等。主席，過去一年國際形勢變幻莫測，香港作為國家重要的金融中心，亦是面向國際的商業城市，又怎可能在當前世界的重大變局中置身事外呢？面對內部和外部瞬息萬變的新形勢，特區政府一年一度的預算案應要妥善作出應對，既要防範風險，亦要有應對及化解風險和挑戰的高招，特別在"撐企業、保就業"方面必須加碼加急，任何振興經濟、紓解民困的措施都是不能等待及拖延的。今年第一季剛剛結束，只須計算一下便顯然易見，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肆虐及全球金融危機的雙重打擊下，香港經濟正步入衰退，同時企業經營亦相當困難，失業率攀升至令人害怕的水平。幸好特區政府過去一直秉持審慎理財的原則，確保香港財政穩健，積穀防飢亦累積了豐厚的財政盈餘。正如財政司司長在2月公布預算案時提到："香港現時的財政儲備約11,000億元，讓我們有能力在經濟逆境下推出特殊措施，例如發放現金。"現時本港百業蕭條，不少中小型企業正面對資金鏈斷裂的問題，但政府從善如流，在防疫抗疫基金的第二輪措施中聽取了我們香港經濟民生聯盟的建議，把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下百分百擔保特惠貸款的總信貸保證承擔額增至500億元，每家企業的最高貸款額亦增至400萬元，而還息不還本安排的實施期則由6個月延長至12個月。然而，救急如救火，我希望政府加快處理相關的審批程序，不要令業界望穿秋水。與此同時，政府亦應該呼籲銀行採取特事特辦的態度，與工商界及中小企同舟共濟，共渡時艱。此外，我想指出，即使預算案有各種寬減措施，但未必每間公司都能夠受惠，而且金額亦不算多。政府推出貸款保證計劃，但正所謂"借錢梗要還"，可以提供的幫助始終有限。現時對中小企最重要的就是現金流，社會上有聲音認為政府應該盡快撤銷樓市"辣招"，避免經濟大起大落。如果政府擔心全面撤銷"辣招"會影響市民，其實也可以考慮及討論對非住宅的工商物業"撤辣"的可行性，這將有助政府增加財政收入，亦有助工商界套現，有多一個自救的選擇。主席，"財爺"在預算案中提到政府將會撥款予香港科技園公司，把一幢位於元朗工業邨的舊廠房改建為微電子中心，提供現代化的生產設備。不過，在再工業化方面，政府至今仍未有全面的政策藍圖。在此，我再次呼籲政府加快創新、科技及再工業化委員會的相關工作，除了創科產業外，亦要提高具備傳統但具競爭力及增值潛力的製造工業背景人士在委員會內的比例，強化決策諮詢、高層次統籌及協調機制的職能，以加強頂層設計和跨域協作。我亦希望預算案提出的20億元再工業化資助計劃可以早日落實，不要"只聞樓梯響"，從而為香港"工業再出發"注入新動力。早前香港的口罩供應非常緊張，價格亦十分昂貴，一些廠商發揮敏銳的市場觸覺，走在政府前方，瞄準口罩生產的商機，引進自動化生產線，以及研發新型口罩。坊間很多人認為生產口罩是一種極度低端的製造業，其實口罩亦可以是一種高端科研產品。例如早前由政府撥款成立的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便成功研發了可重用口罩，並且在日內瓦國際發明展奪得獎項；香港納米及先進材料研發院有限公司亦有研發納米口罩，這些高透氣防護口罩能更有效隔絕細菌和病毒。這些香港再工業化的最新例子，實在值得參考。再工業化對經濟前景十分重要，對財政收入更為重要，亦有助加強本港防疫抗疫的能力。從內地的經驗來看，這是非常明顯的，因為只要建立了智能生產線，所有物資、設備便不假外求，只要一聲動員，就可以源源不絕地生產社會急需的醫護用品。再看看本港的競爭對手新加坡，當地的製造業仍然佔GDP的兩成，工業化不單是為了經濟增長，更有助應付不時之需。因此，無論政府還是業界，均應以這次口罩生產作為契機，全力推動香港再工業化，加緊規劃生物科技、醫療保健等新興產業的布局，以增加香港企業和特區政府的財政收入。新冠病毒疫情影響全球，不單內地的工廠仍未能完全復工，即使是其他地區的物料供應，亦因運輸問題而未能如期抵達工廠，影響香港生產商的生計，亦直接影響市民繳稅的金額，以及香港的財政收入。有見及此，經民聯早前與"財爺"會面時亦曾指出，有些廠家已經斥資進行設計、生產了一些半製成品，但卻因為物料供應受阻或出貨時物流尚未完全恢復而被客戶cut order、取消訂單，甚至被追收款項，以致資金周轉出現極大困難。香港與內地的經濟關係非常密切，特別是不少在內地擁有廠房的廠商，以及貿易和物流等相關行業，其業務運作和管理均大受影響。可惜的是，我們並未看到政府在預算案中對製造業提供針對性的支援。我剛才提及的貸款等各項措施，也是"借錢梗要還"，我們知道政府已在這方面幫助我們，但直接向零售業或餐飲業提供8萬元、20萬元資助等措施，製造業卻完全無法受惠。此外，很多業界人士向我反映，因為香港與內地均實施嚴格的檢疫隔離措施，令他們每次出入境後都要遵從14天隔離令，因而嚴重影響本港的商業活動。我當然明白邊境管制和檢疫措施的出發點非常好，亦收到很好的效果，我們看到過去數天只有單位數字的確診個案，我對政府的防疫工作表示肯定。不過，主席，我想指出的是，自從衞生署在2020年1月23日錄得首宗確診個案以來，截至2020年4月19日——因為4月20日是"零確診"——本港共錄得1,026宗確診個案，其中輸入個案有627宗，絕大部分病人有外遊紀錄，以及是返港的留學生。為了加強我在這方面的論據，我翻查了很多政府紀錄，並且作出總結，發現由2月8日至今，由內地返港需要遵從家居隔離規定的人士當中，並無任何一人證實患上新冠肺炎。我再次強調，這是由內地循陸路經深圳灣口岸回港人士的數字，沒有一人確診。口岸由2月至今共有8萬多人出入境，平均每天只有1,000多人，數字其實很少。按此基礎，我呼籲政府立刻適量、有限度放寬企業主管和管理人員跨境通勤的檢疫要求，好讓香港廠家可以經營下去。主席，很多同事評論預算案的時候，都喜歡說"善財難捨，冤枉甘心"。

從這一點來看，政府的做法絕對是值得肯定的。可是，無論預算案也好，防疫抗疫基金也好，要做到十全十美，根本並不現實，始終會有所遺漏。即使遺漏亦不要緊，只要盡快修補、推出第三輪利民紓困措施，幫助一些尚未照顧到的行業便可，例如我剛才提及的製造業。如果同時加碼支援已獲得援助的個別行業，這樣就最好了。正如財政司司長在預算案演辭中提到，不管市民是甚麼背景、懷抱甚麼信念和理想，大家都十分珍惜和愛護香港。我希望司長可以努力connect社會各界，集思廣益，讓各行各業得以盡快返回正軌，一起共渡難關。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通過《2020年撥款條例草案》。

主席，受去年反修例示威和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影響，香港經濟重創，市民生活艱苦。我們現時討論的財政預算案是急市民所急，解決他們面對的困局。除了今年的開支特別多外，政府亦向每位市民派發1萬元，希望應對他們在水深火熱中的需要，我們對此表示支持，亦希望預算案能盡快通過，政府盡快予以落實，讓市民盡快受惠。不過，我今天想集中談談土地發展，因為我專門跟進這方面的政策和工作。

我認為當年房屋土地政策急轉彎的遺禍可能較SARS還要嚴重，導致今天的土地荒，市民未能"上樓"，土地缺口超過1,000公頃。大家也記得，政府在2003年不但正式停建居屋、停止定期拍賣土地，更停止造地，而推動了近20年的古洞北、粉嶺北和洪水橋發展計劃，當年亦被冰封，幸好今天終於一一通過。時至今日，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我想未來一兩年的經濟也不會太過樂觀，很多經濟分析也評估會較SARS更差，復蘇時間亦會較SARS更長。但開發土地是需要長期堅持的工作，我不知道今天能否成為一個轉捩點。當年SARS後我們停止興建房屋，今時今日能否成為一個轉捩點？即是說今天我們應急起直追，讓房屋和土地發展能照顧香港市民的需要，而非如當時般因一時的市場狀況和樓價波動而推動"大市場、小政府"，退出房屋市場或停止造地，否則我擔心只會重蹈覆轍。我相信我們這一代或下一代已經受影響，如果政策繼續停頓，或會禍延再下一代。然而，我其實對司長開發土地的決心是有信心的，因為當他擔任發展局局長時，曾在2013年一手撤銷勾地表制度，恢復主動賣地，顯示政府重奪土地主導權。在2013-2014年度，政府更一口氣推售大批土地，這批土地足以興建13,000個單位，佔同期供應的18,000個新單位七成。在2016-2017年度，亦即他擔任發展局局長的最後一個年度，賣出的土地更足以供應14,000個單位，是自2003年以來最多的一次。

司長稍後可以回應當年表示要重奪土地供應主導權一事究竟還能否做得到，而我相信如果政府有意實行，它絕對有權力和優勢，希望政府能夠下定決心。

結果在特首、司長和局長的配合下，各方終能協調，讓寮屋居民免資產及入息審查"上樓"。

面對今次新冠肺炎疫情，要物色地方作為檢疫設施是很困難的事。但政府果斷行事，物色到數個承辦商在28天內迅速興建120個獨立檢疫單位。

這證明政府只需要28天便能興建120個檢疫單位，可見政府非不能也，是不為也。但我不能完全怪責政府的不為，因為當它興建這120個單位後或計劃興建更多單位時，已立即被反對派群起圍堵，質問為何不依程序行事及只選用某承辦商。我知道政府承受很大壓力，但問題是，非常時期要做非常的事。面對新冠肺炎疫情，檢疫及防疫單位不足，政府要為應付疫情而興建檢疫中心，便必須採用特別手段。當然，我並不是說政府可以違法，但如果政府可以將某些程序壓縮處理，我絕對支持。

就今次的事件，除了反對派的謾罵外，對於政府物色承辦商迅速興建120個獨立檢疫單位及其後一些單位，社會有否大肆批評？

第一，市民感覺預算案與自己無關。我相信現時觀看會議直播或仍然留意立法會會議的市民會覺得與兩輪防疫抗疫基金的措施比較，預算案不怎跟自己有關。

一份預算案理應體現施政報告的措施或每屆政府的施政，尤其在今年"林鄭"政權已進入中期，亦即她提出的4年或5年計劃的實施中期。特別要指出的是，在2010年後，香港明顯已被納入中國大陸整個國家規劃之下。

建制派的議員——現時馬逢國議員及謝偉俊議員在席——豈可支持和要求政府全民"派錢"？

"老兄"，這是大逆不道的要求。預算案是運用公共財政的計劃，建制派好應該思考如何建設香港，而前提是他們要相信這個政權具備資源再分配的認受性和能力。我沒想過在席的建制派議員——當然馬逢國議員和謝偉俊議員還未發言，我不知道他們的取態——竟然要求政府"派錢"。

另外，有關警暴或警權問題的討論，由我2016年當選至今，其實情況從來沒有兩樣。

但是，過去的行政長官有先天不足，或媚共的心理。他寫："行政長官最嚴重的弱點在於無法理解香港公司在內地開展業務的政治風險"。

"行政長官最嚴重的弱點在於無法理解香港公司在內地開展業務的政治風險"。是指行政長官沒有任何意識捍衞香港的營商環境。私有產權制度是《基本法》的要點。用顧汝德的詞彙，在經濟學上來說，便是離岸。他對《基本法》有很多論述，我不想扯上政治，談甚麼香港如何保衞"一國兩制"、捍衞私有產權制度及人權，我不談這些。在這一刻，司長，為何從這麼多商界議員及功能界別議員——當然，我支持廢除功能界別——的發言，我們明顯看到他們的憂慮？他們的憂慮其實並非單純針對現今世界大局——即經濟轉變——或他們自身的損失，而是——我們察覺到——香港這個所謂離岸的特徵在這一年內完全消失。修訂《逃犯條例》的含意是，在法制上直接給予香港一個被中國大陸介入的位置。此外，中美貿易戰現時的明顯格局是，當世界各國均與中國脫鈎，香港過去30年賴以發展的"前店後廠"經濟模式——即所謂的香港模式——不復存在。

在這段時間，大家知道，原來金融服務業已不是香港的產業。

在這個時候，有人說："美國，你懲治香港吧"。那麼香港人何去何從呢？我的結論是，大家吃好一點......

主席，為了應對前所未見、由去年的社會暴亂及新冠病毒疫情引致的經濟低迷，財政司司長在今年的財政預算案推出了大規模的逆周期措施，以"撐企業、保就業、振經濟、紓民困"。除了一貫的寬減差餉、薪俸稅及利得稅；綜援、"生果金"出"雙糧"；替公屋租戶代繳租金等措施外，政府亦回應了社會的訴求，向18歲或以上的永久性居民每人發放1萬元。對於這類措施，我基本上是支持的，我更希望預算案能夠及早通過，讓這些紓困措施可以盡快落實，其中派發1萬元現金對很多家庭來說有現實的需要，是一筆應急錢，以解決他們當前面對的財政困難。在去年中美貿易戰的大背景下，以及6月後因為反修例事件而引發的社會暴亂，已經令香港的經濟拾級而下，社會疲於應對，因此政府在去年8月至10月期間，先後推出了4輪紓困措施。但很可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新型冠狀病毒年初來襲，影響更深、更廣，各行業和階層無一不受波及。政府迅速反應，在2月中旬推出第一輪300億元的防疫抗疫基金，亦在預算案中再推出1,200億元的"撐企業、保就業"方案去應對。近日更加因應疫情持續，再推出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總額為1,375億元。如果我們結算一下，預計2020-2021年度的財政赤字將會由原先估計的1,391億元，增至2,766億元，佔本地生產總值接近一成。由於經濟下滑，賣地收入及稅收減少，司長亦曾經明言今年的財政赤字很大機會會擴大至3,000億元。誠然，特區政府一直都秉承審慎理財的原則，回歸23年以來，除了上年度外，只有5個財政年度曾經錄得赤字，包括2002-2003年度及2003-2004年度因SARS一役而分別錄得617億元及401億元的赤字。主席，雖然新冠肺炎在香港的致命率比較低，但因為病毒的潛伏期比較長而傳染性相當高，為了避免病毒廣泛傳播及醫療系統超負荷而導致疫情失控，政府有需要採取比當年SARS更為嚴厲的防疫措施，包括收緊出入境管制、關閉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的場地、戲院、健身中心等處所、實施限聚令及推動保持社交距離等，都是前所未有的措施。全港學校已經停課3個多月，復課無期。種種防疫措施固然是必要，但對香港經濟活動的打擊、對企業營運的阻礙、對市民生活的影響極為嚴重。再者，新冠病毒在全球蔓延，為了控制疫情，不少國家都採取了嚴厲的防疫措施，全球經濟活動幾乎陷於停頓，估計仍需要一段很長時間才能慢慢恢復，本地經濟環境出現V型反彈的機會微乎其微。根據最新的數據，香港首季度的失業率已經上升至4.5%，創下9年新高；而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業等重災區合計的失業率更急升至6.8%，並估計仍然會繼續上升。正如行政長官所說，疫情對香港的打擊是史無前例的。非常時期便要用非常手段來應對，所以制訂了接近3,000億元的赤字預算，以應對目前艱難的時期，實屬合情合理。但是，我認為這些錢必須用得其所，發揮應有的作用，為民紓困，維持社會的經濟動力。主席，處理眼前的疫情，為受影響的每一位市民、每一家企業提供支援，當然非常重要。政府剛剛出台的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亦回應了我和很多業界人士的訴求，為各行各業提供了一些抗疫支援，相信能夠緩解一大部分的問題。但是，不能夠忽視的是本地文化藝術界、體育界和創意產業亦是受到嚴重打擊的重災區，支援措施還需擴大覆蓋範圍和予以加強，尤其是部分業界朋友未能受惠於兩輪的防疫抗疫基金，仍然急需援助。政府必須進一步補漏拾遺，刻不容緩。主席，香港電影金像獎的實體頒獎禮已因疫情取消，今屆有17齣香港電影參與角逐，結果令人充滿期待。但展望明年的金像獎，還有多少齣香港電影可以參賽？這令人非常憂慮。香港電影界經歷了前年內地"陰陽合同"帶來的衝擊，以及去年暴亂的折騰，現時是否可以捱過疫情，保留一群專業的製作人員？這也令人非常擔憂。我這樣說絕對不是危言聳聽。最近，我和電影界人士會見傳媒，業界代表表示，據他們了解，今年到目前為止只得3齣電影計劃開拍，數目只及去年的十分之一。很多從業員為了生計已被迫暫時轉行，其中很多可能是"一去無回頭"。

但是，疫情的出現完全衝擊了行業的正常運作。政府出台的防疫抗疫基金對戲院行業作出支援，但對電影製作行業的產業鏈卻未有任何措施。我曾經緊急建議政府調動基金予以支援，但政府卻以這種做法有違基金原意而沒有採納。正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如果政府漠視業界目前的困難或束手不顧，便會造成人才流失，那麼之前的所有努力便可能會盡付東流。主席，電影界面對的只是問題的一小部分。事實上，在我代表的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中，基於行業的特性，從業員中有相當多的自由工作者，即所謂的自僱人士。他們有很多是憑着一股熱誠投身業界，貢獻他們的青春，不斷提升及磨練自己，站在不同的舞台上發揮所長，亦為香港作出了很多貢獻，當中有投身夢工場的電影工作者，有從事各項表演藝術和視覺藝術的藝術工作者，亦有默默耕耘的體育、音樂和舞蹈導師和教練。但很可惜，基於他們的自僱身份及彈性工作性質，今次只能夠受惠於全民獲派發的1萬元資助，以及部分人可以申請到7,500元資助。面對場地關閉和學校停課，為了維持生計，當中部分人現時甚至要放棄自己的專業，放下理想，轉為從事地盤、送外賣、車口罩或洗車業等。這群人也算較為幸運了，因為亦有相當一部分的從業員無法在短期內另覓工作，真正手停口停，要"食穀種"，部分人可能要捱7個月直至下學年開學，生活非常難以為繼。此外，大批民營文化體育場所和團體，例如琴行、音樂室、排練室和體育會等，也是在非常艱苦的狀況下繼續支撐。主席，我們投入了500億元和珍貴的土地資源興建西九文化中心，又花了300億元興建啟德體育園區，這些均是重要的基建，但在文化創意及體育產業的發展中，人才才是整個行業的靈魂。政府必須盡力支援這批業界的中流砥柱，避免他們流失，否則這些硬件將會難以發揮，我們的文化創意產業和香港的體育事業亦會難以繼續健康發展。因此，我促請政府積極考慮推出第三輪防疫抗疫基金，包括考慮另設計劃，為沒有強積金戶口的從業員提供資助，同時亦應提高第一及第二輪基金給予從業員的補助。政府亦應參考飲食界及零售業界的做法，為藝術界、體育界及創意產業的民營機構提供一筆過資助。此外，不少藝術團體也承辦了由多個公營部門或機構主辦的學校巡演項目，有接近1,000場次也由於學校停課而要全數取消。政府應該要求及協助相關機構合理地共同承擔因疫情而導致的風險和損失，並作出補償。主席，把整個文化、藝術及體育行業和創意產業從疫情中搶救出來，是政府的當務之急。

如何運用這筆資源，以及再投入一些額外資源，以協助社會疫後復蘇，是政府應該立即思考的問題。預算案並未照顧到這方面，我可以理解，因為我們尚在疫情之中，但政府必須及時籌劃，並在疫後即時行動。主席，我再以文化創意產業為例，在過去多個月以來，文化藝術及演藝活動停擺，戲院亦已停業一段時間。疫情過後，政府有何措施恢復市民的消費意欲和信心，鼓勵他們參與文藝活動呢？又例如，本地文化及演藝團體因為過去社會動盪及疫情等，已經很多個月沒有舉辦活動，失去收入，但業界仍然要維持運作，生存已經極不容易，即使疫情結束，業界也可能因資金流的問題而無力復辦活動。就此，政府又會如何提供支援呢？同樣地，體育界亦有很多大、中、小型體育活動亦由於疫情需要相繼暫停，政府在疫情後又會如何協助體育團體復辦活動？如何鼓勵市民參與，提升整體社會的氣氛？我希望政府能夠盡早與業界溝通，了解他們的需要，預留充分資源，為他們在疫後的復蘇作好準備，也要推動他們積極行事，幫助恢復整體氣氛。主席，預算案同時提及要保持經濟增長和活力，並要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但當前有兩個新經濟增長點未獲政府重視，其一是文化創意產業，今年的預算案只是老調重彈，不斷重複過去的工作，欠缺發展產業的方略和遠見；其二是體育產業，今次疫情已經反映出在本地從事體育相關工作的人數不少，單是體育教練已有接近2萬人，另外還有不少人從事活動策劃及體育行政工作，他們當中有些在政府資助框架下工作，亦有不少屬商業運作。因此，體育絕對不是毫無經濟貢獻的，而是大有產業化的潛力。因此，體育絕對不是毫無經濟貢獻的，而是大有產業化的潛力。我在過去多年一直建議政府把握啟德體育園區發展的機遇，推動體育產業發展，可惜至今仍然未得到積極回應。我希望政府可以把握機遇，採取明確的策略和措施，支持這兩個新經濟增長點的發展。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政府提出的預算案。

主席，我們現正審議《2020年撥款條例草案》，一份涉及6,000多億元開支的財政預算案。每年的預算案理應是一次財政再分配的過程及機會，而特區政府坐擁龐大儲備，有多少儲備呢？我們有1萬1,000億元的財政儲備，外匯基金總額高達4萬2,000多億元。我們作為全世界最富裕的城市之一，但堅尼系數一直高企，貧富懸殊冠絕全球，可憐得連讓老人家安享晚年也做不到。長者生活津貼至今仍設資產審查，每個月向政府領取兩三千元也要"查家宅"，要接受詳細審查後才能獲發津貼。現時公立醫院專科的輪候時間中位數已高達120個星期，超過一半病人要輪候超過28個月才能獲醫生接見。

去年在輪候期間去世的長者有7,041人，等到死也入不了院舍。

這份預算案一如既往偏袒財團、商家和權貴，漠視貧苦大眾，唯一亮點就是每人派發1萬元現金。很多人叫林鄭月娥不要拖，要立即發放，協助貧苦大眾渡過疫情的難關，但她不聽我們的意見。

澳洲每名員工獲補貼15,000澳元，5月第一個星期發放，600多萬人受惠。

主席，林鄭月娥先強推惡法，弄得香港天翻地覆，之後抗疫防疫不力，棄老百姓於不顧。

可笑的是最應該走的人不走，浪費香港的米飯。主席，整份預算案讓大家看到在財政再分配的過程中，政府連"餅碎"也不留給基層市民。

香港電台作為香港人的電台，確實非常厲害，以非常緊絀的資源堅守報道真相的立場。主席，在今天如此艱難的時刻，香港電台仍能在紐約節廣播大獎中獲得一金兩銅的殊榮。

主席，放在眼前的整份預算案固然是"善財難捨，冤枉甘心"，但我們是時候想想一件事。是否每年只須考慮增加多少綜援金額或多發多少個月的傷殘津貼，便以為自己做了很多善事？可是，當中有很多資源根本未能令貧苦大眾和普羅市民受惠。最重要的是，在目前如此緊張的氣氛下，林鄭月娥已四面楚歌。

在防疫抗疫一事上，沒有人多謝林鄭月娥，要多謝便多謝香港人。

但老實說，我們看到政府提出的防疫抗疫基金"保就業、棄失業"，而預算案提出派發的1萬元仍未知何時能夠到手，而且還有一系列數之不盡的問題。

但一場反對強推"送中惡法"的運動，加上防疫抗疫的表現，整個"林鄭"政府的所有聲譽一掃而光。

政見可以不同，可以分成藍黃，但大家必定同樣不喜歡林鄭月娥。最需要換走的人不走，還厚着臉皮出來告訴我們她會繼續領導特區政府。

現在很多食肆、零售商叫苦連天，原因正是林鄭月娥政府的政策朝令夕改，令人無所適從。

主席，在香港目前的情況下，對於這份預算案，我們確實應該思考如何能夠更迅速、直接地協助市民。

在這份預算案的辯論尤其是二讀階段中，當然有反對和贊成的聲音，各有立場，而到最後大家會進行表決。我們享有投反對票的自由，不容一些機構說三道四。主席，這亦關乎立法會的尊嚴。在這裏進行的辯論中，我們希望透過不同方法令一些在席官員明白民間苦況。

今天，我們未必能夠爭取一份更好、更能夠惠及全民的預算案，但我們把希望寄託在每位香港人身上。今天，我們未必能夠爭取一份更好、更能夠惠及全民的預算案，但我們把希望寄託在每位香港人身上。今次是我們在本屆任期最後一次審議預算案，亦即《撥款條例草案》的機會。

主席，剛才鄺俊宇議員說了很多社會上要解決的問題，例如長者院舍宿位和輪候公屋的問題，基層市民現正在水深火熱之中，希望政府早日派發1萬元。聽畢他的發言，我以為他會支持這份財政預算案，因為這些都是預算案中有關開支的內容，包括福利、房屋和派發1萬元的措施，豈料說到最後，民主黨的立場是反對這份預算案。既然他反對預算案，他之前說那麼多動聽的說話又代表甚麼呢？

不過，我想說說自己對這份預算案的看法。

當然，我們看到司長在這次預算案中建議向每人派發1萬元應急，特首亦提出了第一及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但這些只能救助部分人，始終有些人未能受惠，而未能受惠的市民便感到遭社會或政府忽視和忽略。

這是最簡單的做法，為何做不到？真的令人費解。

既然抗疫基金的第一輪措施，有第二輪來補漏拾遺，因此，亦應該有第三輪措施來彌補第二輪的不足。

一名65歲的在職市民，有糧單，但老闆不替他的MPF供款，於是他無法受惠於抗疫基金。一名在地盤當散工的註冊工人，工作時有時無，亦不能受惠。一名建造業工人，任職管工，但因為他不是註冊員工，於是亦不能受惠。

很多自僱人士在過程中連1元資助也沒有，還有一些非註冊的小型補習社同樣未能受惠。

如果我們繼續說下去，還有千萬個例子可以與司長和局長分享，不過，我不再說下去了，因為這些實在是數之不盡。政府應該做的是在抗疫基金下或在預算案之外再加碼，幫助這些市民。當然，沒有一個方案或預算案是百分之一百完美的，總會有些遺漏，但遺漏不要緊，最重要的是修補。我在這裏想向司長說，有3點必須緊記：第一，要多聆聽市民和議員的意見。我們當然並非最了不起，我們的想法亦會有遺漏，但我們可以補充他聽不到的聲音。如果他的預算案和抗疫基金有遺漏而問題拖延太久，市民便會擔心自己沒有份，亦會覺得自己被忽視，社會的怨氣便由此而生。第二，政府千萬不要把支援方案搞得太複雜，過往派發4,000元時已汲取經驗，亦有一點是要戒掉的，就是不要經常覺得市民會欺騙政府的金錢，最重要的是要幫助市民，有沒有人欺騙政府的金錢是次要的考慮，可以幫助市民解決燃眉之急才是最重要的。如果市民欺騙政府的金錢，政府有無數方法可以予以懲處和阻嚇，但不要因為一人或一小撮人鑽空子，便不加思索，把可以幫助市民的計劃擱置。第三，政府應該從每次推出"派錢"或紓困措施的不足汲取教訓，這始終是政府最薄弱的一環。以往曾派發6,000元及4,000元，這次派發1萬元的時候，為何不可以較之前快捷及準確呢？以往的經驗有否成為政府現時派發1萬元的參考？政府今次建立的系統和資料庫，在下次有需要再推出紓困措施時，可否作為參考及基礎呢？如果政府能夠謹記這3點，我相信日後再推出紓困措施，甚至要編製恆常的預算案時，一定能夠做得較現時更進步及更好。

最多人挑剔預算案的另一點，應該是泛民同事口中的警隊開支問題。警方已在多個場合指出為何警隊的開支會大幅增加，最主要的原因是過去8個月以來的"黑暴"，他們需要大量警力維持治安。暴徒惹事犯法，警員執法作出拘捕，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是體現法治，美化"黑暴"並不能掩飾真相。過去8個月，我們每天也看到"黑暴"阻礙市民上班和上學，每晚也有示威活動，堵路、縱火、放置炸彈、"私了"、破壞公物和港鐵設施、佔領校園，這些全都需要警方執法。既然要動用警方的人力物力執法，開支當然會增加，所以2019-2020年度的預算開支才會增加。但是，有一點是要看清楚的，當中大部分是超時工作津貼，如果警員可以選擇，我相信沒有人想得到這津貼，他們寧願社會安定和諧，可以回復正常的維持治安工作。沒有人想得到這些加班津貼，而這些津貼亦無法補償過去一段時間他們面對的壓力，以及其家人被"起底"和欺凌的苦況。泛民同事提出的另一點，是警方今年購買很多裝備。購買或更新裝備有甚麼問題呢？購買了裝備，不一定要使用，但當警方要作出一些行動而沒有適當裝備，可能議員同事又會反過來予以批評。

以往警員可能只穿着防暴裝備，但現時的"黑暴"原來會向警員投擲鏹水彈，向他們射箭，又會用鎅刀割頸，相應的防護措施是不應該購買的嗎？是絕對應該購買的。現時不論媒體、警察體育遊樂會、警務處處長甚至招聘警員的部門，也收到白色粉末甚至郵包炸彈恐嚇，在這方面，是否需要添置相關裝備以作出應對呢？

如果我們繼續......美化罪行，確實會影響我們的下一代。

我想告訴市民，如果香港由民主派主導，便早已封關，不會因為政治考慮而罔顧香港人的性命。如果香港由民主派主導，我們派發1萬元的速度會較"林鄭"政府快數個月。

如果香港由民主派主導，一定不會在此時讓警隊大幅增加開支。如果香港由民主派主導，一定會積極與大業主開會，促使他們減租，讓商戶可以捱過這個難關。如果香港由民主派主導，因為疫情而採用法律手段禁止營業的行業，一定會得到全額賠償，因為政府是運用法例剝奪他們營業的機會，這是公義的問題。

香港經歷了大半年的"黑暴"事件，加上這次肺炎疫情，零售業界所面對的是極度寒冬。遊客人數下跌99%，本地市民很多也不出外，亦有很多人在家工作，零售業的生意有些下跌七成、八成甚至九成。2月份的零售業銷貨價值便下跌44%，零售業總銷貨數量則下跌46.7%，所以，我相信香港市民也知道我們現時面對的情況如何嚴峻。

雖然8萬元並不是很多錢，但對於微小企而言，這筆錢事實上可以拯救他們兩三個月，尤其是這數個月的生意那麼差。

所以，就以上數點來說，我是感謝政府的。我想說，事情永遠沒有最好，只有更好。

我相信很多議員都有這個期望。

但是，在保就業的計劃中，他們今次真的被遺漏了，故我希望司長你和政務司司長細心研究。

我相信政府不是刻意將我剛才所說的那些人遺漏，只是大家都知道，這數個月發生的事情來得太快。

這也是零售界或各行各業正在面對的困難，我們希望司長可以與特首商討有何辦法令業主在現時的疫情下願意同舟共濟，大幅減租。

我認為這方面一定要從金融管理局或財經範疇着手，令他們可以有信心這樣做。

主席，如果政府只向每人派3萬元，然後所有香港中小微企捱不下去，全部都要倒閉，我想問"打工仔"拿着3萬元能捱到多久呢？

所以，重點是如何保住香港的企業，保住他們的"飯碗"，這便等於拯救他們，不應說政府不支持或不同意他們的看法，他們便否決。

在互聯網上搜尋"張超雄"，他最出名就是"難民之父"，他不是想將香港人全部變成難民吧。我們需要自力更生，要靠自己，希望他們不要再在這裏玩弄政治。

我剛才聽到邵家輝議員特別提到派發1萬元的問題。我人微言輕，未必能夠代表黨的立場，但對於"派錢"，我也有自己的看法。所有人均大聲要求"派錢"，但"派錢"容易、賺錢難。

這未必是一個長治久安之策。所以，邵家輝議員說得很對，我也認為自力更生、創造良好就業環境、自己養活自己才是最好的。經濟環境好、多交些稅是一種光榮，我交1億元稅，代表我很厲害，賺到很多錢。我希望人人交稅，人人都有足夠的錢，更可以為別人付出，可以做更多善事，救濟社會上有需要的人。

就防疫抗疫基金而言，在之前的財務委員會會議上，反對派、"攬炒派"提出中止待續議案，就政府的建議投下反對票。

回顧去年6月的事件，當時全香港被破壞，包括破壞交通燈、堵塞馬路、放火，甚至連劫案也增加了。

我可能說得嚴重了一些。

我剛才也提到要自己養活自己，不希望依靠政府的支援金渡日，所以我希望特區政府多投放資源到漁農自然護理署，並與內地溝通。

溝通問題非常重要，好的政策讓漁民可絕地求生。

第二，說回農業的問題，當中最重要的當然是土地，而司長也曾擔任發展局局長。

有些當然可能是被煽動的，有些可能真的不想改變，因為環境舒適及喜歡從事這個行業。問題在於，如果每次特區政府選定一些土地作發展用途時，例如洪水橋、元朗南或錦田等，也有數名農民反對，這樣是不行的。因此，我們希望特區政府作出整體規劃，撥款進行研究，使所有農友耕得其所，可以到某個特定的區域工作。

這是不可能的，於是農民只會購買價值數百元的鋤頭及種子，一旦下雨、刮颱風導致農作物失收就再重新耕種，因為只有這樣做，損失和成本承擔才最符合經濟效益。正因為政策問題，部分農地仍保持原始的狀態，只欠牛隻而已。我希望特區政府在推行土地共享計劃、過渡性房屋、"明日大嶼"等計劃時，做好全面的規劃及研究，發展局、規劃署不要時常分拆數十個項目來商議，我真的沒空應酬他們。

在活豬供應方面，不知邵家輝議員剛才有否提到，因為每每買手遇上問題，他們一定會找我們兩人。非洲豬瘟令到全國的整體活豬數量下降，我們看到數字下降了七成，未來5年也不會增加太多數量。

豬肉供應在未來數年不會多，而香港活豬數量亦持續減少。

這樣市民便以為新鮮豬肉與冰鮮豬肉味道一樣，結果衝擊原本的新鮮豬肉。

我希望政府再檢示行政程序，在政府有限度工作的情況下盡早發出款項，免得外判商的資金鏈中斷，這是屬於支援物業管理、清潔和保安外判服務等承辦商方面的問題......

非洲有12億人口，他是否要與他們為敵？

警務處保護其他政府部門的設施、人員或執行保安，何時起要收取保護費了？我也詢問過，究竟這2億3,100萬元由多少個政府部門撥出，哪些政府部門有這麼多多餘錢撥予警務處，但他們同樣不答覆我。這個問題我已經追問，希望司長聽到後能夠追問他的同事，答覆我究竟這2億3,100萬元是屬於哪些政府部門？

我花了一些時間翻閱《公共財政條例》。

警務處不是應該保護全港市民，保護香港，當然亦包括官員或某些政府部門的設施和設備嗎？何時變了李家超局長所說要收取保護費用呢？

他表示："因應近月的公眾活動，有些部門需要加強處所的保安，因此向香港警務處發出撥款令，從自己的分目承付有關的開支，例如購置大型水馬等設備，以加強政府物業和公共設施保安，維持部門的日常運作和確保公共服務免受影響。這些撥款令並無用於承付香港警務處個人薪酬分目的開支。

我感到奇怪的是，如果這個邏輯成立，是否其他政府部門也如此運作呢？

我相信不是，而是政府迫使警察這樣做，政府永遠把公務員變成為磨心。

過去警務處覺得這是沒可能發生的，但現在發生了，他們有否還示威者清白呢？會否有很多宗事件其實也是警察自編自導自演的呢？鄧炳強是否應該感到羞愧呢？

提到自編自導自演，當然要說"林子健釘書機事件"，沒有可能說其他，這是常識，難道譚文豪議員沒有常識嗎？另外，譚議員一站起來便向何俊賢議員"抽水"，將非洲豬瘟和"武漢肺炎"兩者相提並論。

譚議員是否想拖低立法會的形象，彷彿我們連世衞的資料都跟不上呢？這就是反對派和"攬炒派"的基本論調和邏輯。

主席，預算案是在2月26日公布，坦白說，當時還未有很多禁令，大家對於疫情都採取觀望態度。

第二，就是剛剛通過的1,375億元防疫抗疫基金第二輪撥款。我們當然明白，無論是建制派的同事以至"攬炒派"均認為這1,375億元仍然有不足之處。但問題是，雖然仍有不足，為何最後有議員會支持，有議員會堅決反對？主席，道理其實很簡單，這1,375億元的確不是人人有份，但為何我認為一定要通過呢？因為防疫抗疫基金第二輪措施的方向很清晰，就是要"保就業"。"保就業"的概念是甚麼？

現在"攬炒派"的做法卻是，總之他們不喜歡、看不順眼、稍有瑕疵的，他們便會全盤否定，因而反對、否決這1,375億元的防疫抗疫基金撥款。其實大家都明白，擔任議員多年，大家都理解到，由於建制派同事會支持，所以需要幫助的街坊、需要幫助的市民，最終都會得到這筆錢，所以"攬炒派"才會肆無忌憚地玩弄這些伎倆。不過，我想說的是，如果日後由"攬炒派"主導立法會的話，屆時市民是否還有機會得到這些援助呢？

現在香港要抗疫，究竟我們要做甚麼呢？要繼續"攬炒"，還是讓政府做些他們認為可以做到的工作呢？

我想問，打算投反對票的同事，投票後還有何顏面見自己的支持者或市民大眾？一般市民可能亦會受到影響，因為如果他們想求醫，而醫管局能夠挽留人才，這樣他們便可安心一點，至少醫院內都是有醫德而且願意幫助病人的醫護人員。

不過，由於議會要監督政府施政，所以議員通常會提出一些原本計劃內沒有的項目，例如指出哪些部分要多做一些，這是我們身為議員的職能和職責，是正確的。但問題是，是否因為某人認為有不足或感到不滿，所以最後便要投反對票？反對票的意義是否用來表達自己的不滿？大家要思考一下，如果反對票太多，意味着整項議案不會獲得通過，政府部門便無錢可用，連基本運作都不行。當然，大家希望政府做到"加零一"是正常的，世界上所有人民都希望政府可以做到"加零一"，但事實上，有哪個政府可以做到"加零一"？因此，我們要靠日常與政府接觸、磨合和溝通來反映民意，之後再要求政府多做一點，而不是像"攬炒派"現在奉行"你死我亡"的態度，總之有不滿便要全盤否定政府的一切。

這是一門學問，也是一個懸念，沒有人知道答案，究竟重寫又重寫，要多久才能成事？

"，其實我一聽到這題目便很生氣，因為整句說話聽起來平平無奇，但實際上是在"洗腦"。大家每天起床、刷牙、洗臉、吃飯、洗澡、上班、上課，內務委員會停擺一時三刻，固然不會影響市民的日常生活，有些人可能不關心政事，繼續每天如常生活，但立法會停擺對民生是否真的零影響呢？

我會讓這8位議員發言完畢後才宣布休會。

主席，關於今次的財政預算案，最大亮點當然是所謂派發1萬元的安排。對於派發1萬元，我們除要求派發1萬元外，也要求加快派、簡單派，因為這1萬元對全港很多市民來說，也是一項補漏的安排。在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的安排上，雖然有部分能夠應付市民的急切需要，但的確仍有遺漏和不足。我舉一個例子，很多65歲以上、沒有供強制性公積金或正在失業的人士，目前仍然無法受惠，對於政府今次推出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以及要求這些朋友申請綜援的說法，我認為是非常不理想的。

環顧海外其他國家，例如日本，政府也曾向失業的自由工作者或自僱人士提供每天4,100日元的補助金，或最多10萬日元的免息貸款產品以作支援。這些是我們看到海外國家支援自由工作者或自僱人士的一些安排。在香港的就業人口之中，有相當部分屬於65歲以上而沒有MPF的人士，我們看到當中很多從事基層的行業，例如清潔、保安等，這些是十分明顯的例子。我們建議政府在所謂"保就業"的安排上，除了以MPF供款紀錄為根據外，也應接納其他文件，例如糧單、僱傭合約、工時紀錄，或某些法定聲明，作為申請工資補貼所需的工作證明文件，希望達到保就業的目標。

因此，我們一直要求特區政府應就失業援助推出政策，包括特別推出失業援助金。我認為在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通過後，政府仍然需要持續跟進和處理這方面的事情。主席，在全球化的經濟環境下，我們過去看到供應鏈在全世界也有一個鋪排，但經歷今次疫情後，全球有不少評論指出，將來供應鏈的布局有機會進行重組。中國外交部前副部長何亞非曾經指出，適當調校和重組供應鏈要考慮的問題，包括供應鏈的上下游會否有替代的方案，他亦認為中國作為全球製造業的龍頭，這是一個需要認真研究和考慮的問題。香港中文大學經濟學教授劉遵義亦曾表示，現時所有供應鏈也應尋找一個可靠的第二來源。因應今次經歷的疫情，所謂供應鏈的重組，也會來得比較迫切。

因此，我希望特區政府繼續在這方面下工夫。

我們注意到"攬炒"香港會令香港人失去守法的意識，甚至他們提出的違法達義也是完全扭曲了法治的概念，律政司作為檢控機關，絕對有需要認真和嚴肅地處理相關的檢控。在過去超過8個月的黑色暴亂中，警方拘捕了超過7,000人，至今有超過1,000人被檢控。不過，大家要知道，有些檢控尚未完成，同樣地，有些被捕人士的相關檢控仍在處理中，即是律政司未來仍需要更多人手和時間處理這些檢控。我們亦提出律政司在檢控人手和工作安排上也必須有所調整，以盡快處理這些檢控。正如我們一直所說，為應對這些黑色暴亂，法庭必須盡快審理和處理，涉及暴亂的暴徒必須承擔法律後果，這樣才有阻嚇性。如果一直拖延檢控或不處理，將會導致暴亂繼續延續下去。

主席，如果在律政司轄下的檢控團隊，即堪稱專業的團隊中，竟然有成員一方面提倡法治，另一方面卻出版書籍教人如何"走法律罅"而不被檢控，其實在宣揚違法達義，試問香港社會如何告訴他人我們可以堅守法治呢？因此，我希望律政司司長可以告訴公眾會如何應對檢控人員違反法治觀念、宣揚違法達義的行為，他們究竟會如何處理和作出處分，因為這是我們守護法治很重要的一點。主席，我亦在這裏指出，在這份預算案的整個辯論過程中，我們看到"攬炒派"不斷針對警隊的開支。我剛才聽譚文豪議員的發言，竟然說警隊的開支等於收保護費——這是完全沒有邏輯，只是強行抹黑警隊，他們主要是針對警隊，然後用抹黑的手法說一些完全不合正常邏輯的說話。主席，當然，我們看到沒有邏輯的事情非常多，"攬炒派"的想法正是這樣。只要他們不滿意，他們便"攬炒"所有人，要表達訴求，視他人不順眼，寧願打破所有東西，然後要所有人替他買單——我們看到"攬炒派"的所有思維都是這樣。只要對預算案稍有不滿，因為針對警隊但不能對付警隊，他們便會"攬炒"，反對通過預算案，懶理市民有否救急錢，這便是"攬炒派"的思維。在過去一段很長的日子中，我們看到"攬炒派"基本上縱容所有黑色暴力。不論是打破店鋪的東西、破壞公共設施，甚至因為政見不合而火燒人等，他們對這些行為也只是不斷縱容，最後還要求所有香港市民買單。這便是"攬炒派"主張的"攬炒"邏輯，我認為這完全是不斷傷害香港社會的做法。主席，我們希望透過今天的辯論讓市民清楚知道，現時的預算案，特別是這份預算案和最近的防疫抗疫基金，均是為現時在疫情下的香港市民救急、是非常需要的，我們希望能盡快讓市民受惠，而非像"攬炒派"般，為求達到政治目的，一概反對通過所有撥款，最後令市民拿不到錢。這是不負責任的行為，我們希望讓市民清晰知道這些情況。

主席，讓我順帶一提一些振興經濟的方法。當然，在座可能有更多專家，但我剛才提到今次沒有自由行等措施協助，面對種種困境，我們恐怕要在這方面加大力度處理。我贊同多派1萬元，在1萬元之上再加1萬元，其實可能是最快的方法。

我無意冒犯任何人或任何訴求，只是覺得這些大家耳熟能詳的口號頗有趣，可以讓我用來爭取強積金"回水"。基本上，很多人也有強積金戶口。眾所周知，多年來，特別是今年首季，每人平均虧蝕5萬元。

此外，我希望政府可以考慮在未來半年最艱難的時刻為僱主及僱員提供協助，代供強積金。按照2018年全年供款計算，合共594億元，即半年297億元。這297億元的效用很大，可以令所有擁有強積金戶口的僱主及僱員受惠。對於下一輪的防疫抗疫基金，我希望財政司司長或其他官員也可以思考這個問題。

時間所限，我只能簡短地提出建議。

長久以來關乎居住問題的怨氣和深層次矛盾，其實是其中一個導致很多青年人上街的原因。

主席，首先，辛苦"財爺"這兩天很努力地聆聽很多議員的意見，也歡迎兩位新任局長，希望兩位局長可以多聽市民的意見，急市民所急。主席，我今天的發言分為4個部分，第一是就2月底剛發表的這份封面為泥土色的財政預算案作整體回應。我記得司長曾經表示這個顏色代表土壤，希望能夠醞釀一些良好的土壤、肥沃的土壤，讓香港可以繼續蓬勃發展，不要被人破壞我們的土壤。財政司司長在今次預算案中投入1,200億元推出逆周期措施，當然，以目前新型冠狀肺炎的衝擊來說，2月份提出的紓困措施未必足夠，但預算案中一系列"撐企業、保就業"的建議，其實是值得支持的，例如今天很多同事也提到，向18歲或以上永久性居民發放1萬元現金，這也能夠回應市民的民意。還有寬減稅務差餉、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和其他福利金發放"雙糧"、公屋免租等措施，其實也能夠適時回應市民的需求，再配合現時的兩輪防疫抗疫基金措施，當局合共投放2,800億元，雖然未必是最周詳，但這3項支援缺一不可。有人可能說兩輪防疫抗疫基金措施和預算案並不相同，應該分開來說，因為防疫抗疫基金措施屬即時提出的一些短期支援，但我們卻希望預算案能夠在短中期提出比較長遠的規劃，從而幫助市民大眾。我留意到預算案公布之後，民調對於預算案的評分並不差，市民滿意度接近46%，較去年上升1倍，而且是2010年以來的新高，相信絕對是"財爺"和他的同事過去付出努力的成果。

因此，最重要的是資源能夠落入市民的口袋。主席，現時失業率已達4.2%，數天前公布有16萬人失業，特別是重災區的旅遊業和飲食業等，而我相信現時的失業率數字是滯後的。

所以，現時各行各業也深受影響，僱員沒有收入或要放無薪假。昨天也看到報章報道，有傳媒機構要求員工放取年假。所以，不論是1萬元或9,000元，我們真的希望"財爺"能夠盡快派發。

主席，無論是單身或須養活一家幾口的市民，現在真的是人人也在"出血"。在這個大時代之下，很多人也沒有預料到會經歷這個衝擊、失業、開工不足等。早前我們到一間餐廳，老闆說他們已經營數十年，以為可以捱得過去，他說如果只是今次的疫情，他們應該可以支撐得到，但去年那些暴力事件不斷發生，令他們關門數個月，所以現在怎樣也捱不下去了，我相信這是現時很多經營餐飲業人士的心聲。所以，在這個前提之下，我支持《2020年撥款條例草案》，希望能夠盡早通過，使利民紓困的措施可以早日落實。主席，第二部分，我想談談支援勞工方面的政策。

在第三部分，我想談談房屋。預算案提到政府預測未來5年的公營房屋總建屋量大約是10萬個單位，但其實現在仍然是追落後，很多人也居於"劏房"。

學者固然有學識，亦很有能力，但我們擔心會否由1935年的香港有否租管說起，然後兩年後原來又是空談？

主席，在第四部分，我想說說經濟方面。每年的預算案其實也是一次資源重新分配的機會，包括從貧富方面看看如何再分配，特別是要幫助基層人士，甚至可以有一些新的增長點，從而帶來新的機會。

我們當時說希望這1萬元可以刺激經濟和消費，但現在到了這一步，我經常也在想，"財爺"派發了這1萬元後，我相信很多家庭屆時都會留在口袋中，希望用來支援他們的家庭經濟壓力為主，故可能最後也未能刺激消費。

主席，最後，我也想借此機會回應今天一些同事的說法。我在昨天和今天都聽到很多人說會反對《2020年撥款條例草案》，原因是政府的撥款用來支付警隊開支，那是不合理的。

第一是"攬炒"病毒上身。

我不知道他有多了不起，我經常聽到他大聲疾呼，把自己說得天下無敵，但我不知道他做事時有多少力度。他們只是不斷地提出這些方法來"攬炒"社會，這些方法他們做夠了嗎？第二是轉移視線。坦白說，郭榮鏗議員明明在濫權、"拉布"，令整個立法會受阻停頓，但他卻反過來說我們現時給予他們壓力，他將會被"DQ"了，又是在轉移視線。主席，我認為這可稱之為偽英雄主義，即以為自己是英雄無限大，英雄主義泛濫，以為自己在拯救全世界，現時所做的事十分偉大，感到很光榮。

第三，主席，他們是在自我麻醉。

全部都是在談政治，每天都在罵政府，每天都在"唱衰"香港，她何時關心過民生？根本他們全部都是在"攬炒"香港。所以，主席，現在這些反對派這樣搞下去，香港真的會被他們全面"攬炒"。主席，我覺得香港現時真的面對很大的困難，亦是處於非常關鍵的時刻。我很着緊接下來不論是防疫抗疫基金措施或所有其他項目的落實，不是說了當做了，說了便無敵，有很多細節，每個人、官員和議員都很努力跟進。所以，我很希望預算案能夠盡快通過。

主席，今年的財政預算案非常難編製，因為"黑暴"破壞香港半年，"攬炒派"癱瘓內會半年，現在又疫情肆虐。

今年的政府總開支7,310億元，連同兩輪防疫抗疫基金是接近9,000億元，而這筆款項再加上其他開支會達過萬億元。目前，我們要"保經濟、保民生、保就業"。雖然預算案中的一些細節尚有不足，但預算案在此時此刻非常重要，絕不能輕言"攬炒"預算案。

鼓勵高齡人士就業是政府一貫的政策，預算案投放更多資源在這方面，這當然好。但是，這邊廂政府說鼓勵聘請高齡人士，另一邊廂的防疫抗疫基金保就業安排卻偏偏沒有涵蓋這些人士。

沒有補助的僱員可能會成為"代罪羔羊"。

司長這樣說，政府是否有些"離地"呢？"高IQ局長"被我追問到不知如何回答時，便表示高齡人士可以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長者生活津貼，受惠於這次獲多撥資源旨在協助高齡人士就業的計劃。

我要借此機會對財金官員說，希望他們盡快制訂一些措施，讓這個荒謬的情況可以得到解決，不可以讓"高IQ局長"做出如此低能的事，影響市民對整份預算案的印象。

駿洋邨檢疫中心門外張貼了一張通告，說中藥屬於違禁品，不能帶進隔離營。

在整個抗疫過程當中，中醫界多次提出，他們可以協助抗疫，但政府完全無動於衷。回想起SARS的時候，中醫立下奇功。今年的預算案列明已把中醫藥納入本港的醫療系統，但中醫藥卻竟然不可以參與抗疫工作。有些中成藥已在香港註冊，這些藥物在內地非常珍貴，但國家仍送給香港使用。

事實上，香港今天荒謬的事情實在太多，可以說是私空見慣。

"黑暴"或"攬炒派"議員煽風點火，這些錢全部都花得非常冤枉。

過去半年，"黑暴"令香港企業雪上加霜，沒有旅客敢來港，看看暑假高鐵的載客量，便已知道香港各行各業的情況。這些事情何其荒謬，他們的質疑何其荒謬，何其前言不對後語。雖然今天他們沒有人在席聽我們發言，但他們的荒謬言論非常多，謬論百出、歪理當道的文化比疫情對香港的傷害更深遠。

留案底可以令人生更精彩？

他們叫大家不要接受政府的1萬元，因為預算案會撥款給警察，所以大家要支持他們"攬炒"預算案。但另一邊廂，他們有否告訴大家，如果預算案被"攬炒"，有病可能會得不到醫治？公共開支沒有了，失業人士得不到救助，學生不能上學，老人家拿不到綜援。

很多市民會想到，過去香港有商有量，故此很多事也能成功。

第一次香港政改可以成功，也有賴民主黨一眾議員願意與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討論。

但是，到了今天，如果問市民香港的核心價值是甚麼，市民可能會說希望香港成為一個安全的地方。如果我們外出會遇上堵路，會因為紅綠燈遭人破壞而遇上車禍死亡，會因為政見不合而遭人淋油或放火燒，甚至被人用渠蓋敲打，這是我們樂見的香港嗎？

這是何其荒謬的議會。

因此，我希望各位市民不要再隔岸觀火，香港的前途和未來與每一位市民有關。大家以前可能覺得政治與自己無關，但今天不能再冷眼旁觀，請在5月2日前登記做選民，多謝。

主席，最近我的辦事處電話響個不停，每天也有很多市民來電。

他們以為捱到今年農曆新年，便可以起死回生，於是早前把物業抵押以支付租金，誰料又遇上疫情，現在怎麼辦呢？

我希望政府官員留意，其實現在差不多每個香港家庭均已少了收入。很多家庭除了收入減少外，亦出現了很多摩擦，因為經常困在家裏，為錢銀、為失業、為不知如何交租、為不知下個月的學費可以從哪裏來、為如何供樓等，多了吵架，大傷和氣，很多人的情緒開始出現問題。亦有人告訴我，他們曾患有抑鬱症，現在復發。

未來會有6,000間至10,000間店鋪結業；在未來兩個月，旅遊業從業員會繼續沒有工作；飲食業告訴我們，未來可能會再有數百間食肆結業，可能會有更多從業員失去工作，失業率會進一步上升，現在已是4.2%，未來再不斷攀升，我們的經濟會面對很大困境。

我們已多次指出，若60歲至64歲的長者可享有2元乘車優惠，便能幫助到很多市民，羅致光局長卻說要待至明年，真的等到"蚊瞓"。現在既然已有長者八達通，為何不可以使用呢？

他們只懂得罵政府，再不便是罵警察，覺得自己全對。他們忘記自去年6月起，他們縱容暴力行為，縱容黑衣人破壞香港店鋪、堵塞道路，令店鋪無法營業，市民不敢上街消費，趕走了所有遊客，今天香港才會這麼淒慘，中小企才會無法支撐下去。他們還說，警隊無需再增加人手，無需再購買裝備，因為警察有問題。為何他們卻不提及那些破壞店鋪、"私了"市民、在11月13日用磚頭擲死"羅伯"，以及在11月11日於馬鞍山縱火燒傷"李伯"的那些人有問題呢？這些他們全部沒有提及，他們認為警察才有問題，暴徒完全沒有問題。

是本土恐怖主義興起。要保護香港市民生命財產安全，靠的是誰呢？如果他們沒有更多裝備和人手，又如何保護香港市民呢？他們說因為不支持警察增加人手和裝備，所以要反對預算案，但他們剛才不是說要為市民爭取更多支援嗎？不是說要政府盡快派發1萬元嗎？現在卻反對預算案，說一套做一套，極度虛偽。主席，反對派、"攬炒派"議員每次發言時也站在道德高地，口講公平正義，其實是利用香港市民和青年人的正義感。

他說暴力可以解決問題；楊岳橋議員說了甚麼呢？他說有案底會令人生更精彩。

毛孟靜議員說會有更美好的香港。

"35+"等於"攬炒"香港，令香港變為廢墟，成為一個斷了氣、無法救回的香港，這便叫做更美好的香港。主席，最可悲的是甚麼呢？最可悲的是有人相信他們，故此出來當勇武、出來犯法、出來"攬炒"香港。

為了爭取自由、民主、公義，連人性也不要。他們放棄了做人最重要的甚麼呢？就是放棄了自己的前途，放棄了最珍貴的家人、家庭，連這些也放棄了，他們被洗腦洗得多厲害。這群泛民反對派、"攬炒派"把市民欺騙得很徹底，為了爭取選票，放棄了良知，說出及做出傷天害理之事，損害了我們原本很美好的香港，亦傷害了我們一整代的青年人。我今天很想他們聽清楚——雖然現在只剩下尹兆堅議員一人在席——香港市民大眾的訴求很清晰，我們只想在本來很自由、美好的香港安居樂業，能夠有工作、有安樂茶飯，以及有免於恐懼的自由，在街上不用擔心哪裏會有黑衣人，亦可以繼續為自己的小生意奮鬥。我們的要求很簡單，並非他們所說的甚麼訴求，因為真正愛香港的人不會"攬炒"香港，亦不會要求其他人"攬炒"香港，香港亦不用他們"攬炒"，因為我們根本不認同這一套。"攬炒"後，事情是無法挽回的，他們根本沒有本事，只是想着議席。可能是為了美國和歐洲吧？

所以，真正愛香港的市民，請在5月2日前呼籲身邊所有愛香港的親友登記做選民，並記得要在9月6日留在香港投票，我們要用一人兩票，拒絕"攬炒"。主席，我謹此陳辭。

我的發言主要分3個部分。

我剛才聽到數位建制派同事——其實也不止數位——這兩天有很多、很多人似乎"鬼拍後尾枕"。他們口口聲聲無的放矢，在毫無證據下指泛民同事十分在意這個議席。

他們口口聲聲指責我們"攬炒"，但最不顧香港市民的就是他們這群人，口惠而實不至。

罵人的時候，要知道甚麼是"反彈鏡"、"回力刀"。

是否因為中國的產業鏈和資金鏈都斷裂，外匯十分不足，所以要盡快通過這些工程，打開香港的金庫來救國？

所有經濟分析師都表示，現在疫症帶來的影響大於去年的社會運動，這是有數據的，而且還未完全"找數"。第一，是疫情有多嚴重，會否延續下去；第二，是各行各業受到的衝擊，那個真正的海嘯有多大，所以現在就要做事。

一個"七二一"事件已經足以彈劾警隊，鄧炳強要問責，ICAC公開說過正在調查，最終誰要"下鍋"仍然未知，主席，對嗎？

主席，他們經常口口聲聲說我們"攬炒"香港，其實真正"攬炒"香港的是建制派，何以見得呢？那時香港是一個國際間引以為傲的"東方之珠"，我們的經濟前景、社會制度、法律制度等各方面也優於世界大多數的地方，在亞洲簡直傲視同群。很不幸，有一群這樣的保皇黨和建制派，23年來不斷破壞香港的基石、破壞"一國兩制"、破壞《基本法》、破壞民主進程和破壞法治。

任何有正常智力的人一看該條條文也知道，何謂"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

主席，我轉一轉話題。

其實，陳茂波很早便已作出預警，這要讚揚他，因為他早在年多兩年前已不斷提及經濟下行的風險，而最終也來臨。現時我們要把1萬億元倒下海，這是否很不理性、很不智、是政治豪賭呢？

最後，我以一句話回應建制派議員，他們不斷質疑否決有何用，否決也不會有任何影響。

屆時，政府要出來磋商，解決有關問題，以期達致共識，所以只要我們今天聯合反對政府，財政司司長便要提出一個合理、可以滿足議員和市民大眾的方案，否則便解散立法會、重選。我們不介意的，我真的不擔心議席，最擔心的人是他們。否決便是要迫政府"跪低"，屆時政府便要回應，如果政府不能提出一個達致共識的方案，那是政府的問題。

民主黨剛才說自己"是其是，非其非"，誰會相信他們"是其是，非其非"，主席嗎？

包括在飲食界和勞工界，所有人都在"種票"，然後他卻在這裏說"是其是，非其非"，並不是為了議席，誰會相信他？

主席，回應尹兆堅議員之後，其實我真的有兩個議題想跟局長說，可惜新任創新及科技局局長不在席。

就是香港確實需要多些人，從不同的知識層面幫助香港發展。

這是再工業化一個十分重要的元素。司長，我不是反對以前的再工業化政策，但數年前楊偉雄局長提出再工業化時，我已經指出，現時談再工業化，說的是十分宏觀的事情，只會帶來GDP，但卻無法帶來工作，能夠帶來金錢，但卻無法帶動整個經濟或製造業發展。因此，我希望趁新局長到任，能夠落實一些調整。

現時可以看到，即使美國有很多帶來GDP的第三產業、十分高端的產業，但卻連一個口罩，甚至連呼吸機也難以製造，由此便可得知產業鏈多麼重要。

不過，我們是生活在一個現實世界裏，現實世界只有一個而已，我們不可以破壞它，因為我們存在於這個世界，我們可以做的只是不斷去改善它。因此，若有人仍然信奉或希望"攬炒"救港，就等於一方面希望推倒政府提出的法案，同時又希望拿到政府的資源。這就等於他們一邊廂說要"攬炒"，要拖垮香港經濟，另一邊廂卻又希望繼續得到政府救濟。如果在現實世界中不斷運用這種邏輯，我們何來這麼多資源呢？所以，我希望香港市民真的要看清楚，哪些人才是為香港做事，不會有人一邊"倒米"，一邊繼續為大家做飯的。